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上月公布檢討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專責小組提交的《檢討報告》。

就容海恩議員所提質詢的3個部分，我現在綜合答覆如下：香港電台的角色在《香港電台約章》內清楚界定，港台既是政府部門，亦是香港唯一的公共廣播機構。《約章》指明港台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的關係，以及通訊事務管理局在規管港台節目內容方面的角色，這三者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商經局一直監察港台作為政府部門，有否遵行適用於政府部門的所有規例和規則，包括有關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採購等事宜的規則。顧委會會就關乎港台節目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及質素的事宜，向廣播處長提供意見，以及聽取這些事項的投訴報告。此外，港台必須確保其所有節目遵從通訊局發布適用於持牌廣播機構的節目標準業務守則，通訊局會按照既定機制，使用一致的標準及程序處理商營以至公共廣播機構的節目投訴。因應港台的管理和個別節目內容近期備受關注，加上港台節目接連遭到投訴，並在過去兩年被通訊局裁定有節目違反相關的業務守則，商經局於去年成立專責小組，檢討港台的管治及管理。

商經局及廣播處長最近亦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就《檢討報告》的內容與議員作出交代及討論。在跟進的工作上，商經局已經要求港台深入研究及落實《檢討報告》的建議，訂立優先改善項目、行動計劃和工作時間表，以全面予以改善及實行，並適時諮詢顧委會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事實上，港台已開始落實工作，並且優化其編輯管理，訂立更清晰編輯流程，以及改善處理投訴機制。就加強編輯管治的建議，港台已引入新的編輯管理機制，由廣播處長及港台高層管理人員組成編輯會議，負責確保節目符合《約章》及《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的要求，其他建議亦會逐步進行。港台的角色和功能在《約章》中已清楚闡明。《約章》中訂明港台的公共目的及使命，包括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及其在香港實施情況的認識，以及培養市民對公民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感。為加強市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及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港台近期正製作新節目，闡述過去百年的中國近代歷史。《香港國安法》頒布以後，港台亦正在製作節目，解說法例的條文內容。未來一年，港台會籌劃製作包括介紹大灣區生活、嶺南文化、國家風光等的節目，加強培養國民身份認同及對國家文化的認識。一如全社會，港台及港台員工都必須遵守所有香港法律，因此我們並無需要因為個別新訂立的法例而修改《約章》的內容。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解釋，商經局已於去年成立專責小組，負責檢討港台的管治及管理，但我們想知道當局究竟做了些甚麼，詳情為何，以及達到了甚麼目標。

我已在主體答覆表明，部分跟進工作已經展開，尤其是在編輯管理方面。

《檢討報告》中的重要發現之一，是港台的編輯管理制度存在缺失，既沒有清楚界定和紀錄編輯流程和決定，也沒有清楚劃分各編輯人員的權責，被形容為問責意識薄弱。港台獲賦予編輯自主的權利，但卻沒有達到管理和問責的要求，它每天向別人問責，自己卻缺乏問責精神，釀成今天這個不可收拾的局面。局長，我認為局方有責任督促港台落實《檢討報告》的建議，不能流於口號式地要求港台作出跟進。

主席，首先，一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商經局所發揮的是監督作用，我剛才答覆容海恩議員所提補充質詢時亦已解釋，局方對部門存在監察的功能和角色。

這是重要的考慮，也是港台日常作為公營廣播機構所應盡的責任。

主席，港台節目屢被批評為立場偏頗。《檢討報告》只聚焦於行政管理之上，但港台最為人詬病之處卻在於其編輯定位不能做到客觀持平，無法履行既是政府部門，亦是公共廣播機構的職責。因此，要作出改革須先令港台確立正確的定位。局長曾表示港台依據《約章》運作，沒有打算把港台私有化或讓其與政府新聞處合作，但《約章》其實早在2010年已經公布。局長剛才亦在其答覆中表示，無需因個別新訂立的法例而修改《約章》，但面對社會及政治環境的巨大變化，當局會否重新思考和確立港台的定位？否則所謂改革只會流於行政管理上的修修補補，此舉恐怕未能回應大眾的期望。

只要細閱整份《檢討報告》，便可發現單是開首最重要部分提到的編輯管理，已不屬於行政問題，而是港台根據《約章》的最核心功能。港台享有編輯自主，這是由於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而獲《約章》賦予的職能，但它同時亦必須恪守其編輯責任。

政府認為並無需要改變這個定位，但就着這個定位、雙重身份及《約章》所訂的指明功能，港台一方面應克盡己責，盡量履行，另一方面則須維持適當的平衡。因此，重點並不在於港台的定位問題，而在於履約問題，以及同時符合《約章》及港台自行訂定的標準。我們會從這方面作出處理。

局長剛才多次提及《約章》，但港台在演繹和落實《約章》方面似乎有欠準確。

雖然新任廣播處長最近表明願意承擔其作為總編輯的職責，負上針對節目製作進行審查的責任，以免偏離《約章》的規定和要求，但單靠總編輯一人之力，只可發揮短暫功效，不能作為最終的安排，而且此舉會把所有壓力置於總編輯身上。因此，改革編輯制度和製作人員的編輯工作，才是正確的方向。

《檢討報告》亦指出，過往可能未能看到相關上報機制獲得充分利用，因而出現前線製作人員自行作出決定，但未能顧及眾多重要原則，甚或偶然違反某些要求，引來公眾疑慮的情況。因此，我認為善用相關上報機制，連同港台現時在編輯過程中作出的改善，包括舉行編輯會議，是能夠確切讓部門妥善處理相關工作的措施。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商經局一直監察港台作為政府部門，有否遵行適用於政府部門的所有規例和規則，包括有關財務管制、人力資源管理、採購等事宜的規則，至於編輯責任則主要交由顧委會處理。主體答覆最後更提到，他們認為並無需要修改法例或修改《約章》。

無論是剛才提到的商經局，以至成員主要是由局長提名及委任的顧委會，是否均已妥善履行其職責，以致現時並無需要檢討《約章》？如真的不需要檢討《約章》，我認為那便意味過去在監督港台有否履行《約章》方面必然出了問題，那麼局長如何理解其轄下政策局在過去數年的工作表現呢？

我認為在這兩年間，包括在過去7個月中，局方針對港台進行的全面檢視，正可回應坊間對政策局與該部門之間關係所提出的疑問。

我重申，局方會繼續進行把關和監察的工作，並確保港台繼續嚴格遵守《約章》及他們自行制訂的守則行事，以及跟進《檢討報告》的建議。
主席，政府於2018年推出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資助固定網絡營辦商擴展光纖網絡至235條位於偏遠地區的選定鄉村，使其村民可享用速度最少每秒25兆比特的寬頻服務。

主席，多謝劉業強議員的質詢。主席，以往，不少位於新界和離島偏遠的鄉村地區未有光纖網絡覆蓋，只能靠銅線網絡得到基本的電訊服務，上網速度未如理想。直至2017年，政府決定以公帑資助一些偏遠及有一定居民人口的鄉村鋪設光纖，這是一項政策突破。隨後，我們於2018年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7億7,440萬元的撥款，推行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以經濟誘因，促成電訊商擴展光纖網絡至位於偏遠地區的鄉村，讓村民獲得更佳的寬頻服務。在獲得撥款後，我們已完成招標工作，6個項目中標的固網商現正分階段鋪設和拓展光纖網絡。整個計劃會惠及235條偏遠鄉村和大約11萬名村民，預計至2022-2023年度有約一半鄉村會完成光纖網絡鋪設工程；餘下鄉村會於2025-2026年度完成工程。計劃涵蓋的鄉村名單載於附件，供議員參考。資助計劃目的是資助中標的固網商鋪設光纖網絡至合資格的鄉村的村口，讓固網商利用資助鋪設的光纖幹線，有條件再在村內鋪設網絡。至於光纖到戶，由於在進行配線和安裝工程方面涉及私人土地及物業，必須由有關業權擁有人與固網商達成商業協議方可進行相關工程，這種安排與市區用戶的情況一樣。資助計劃規定參與的固網商必須開放獲資助鋪設的網絡設施至少一半的容量予其他固網商免費使用。換言之，其他固網商可通過共用獲資助鋪設的網絡設施，在有關鄉村提供寬頻服務，令村民有更多選擇，獲得合適的寬頻服務。主席，資助計劃落實後，會將200多條以往未有光纖到村的村落連接網絡。當然，仍有一些地理位置相當偏遠和人口極稀少的地點，包括一些現時未有完善的電力供應足以支援電訊設施的運作的離島，暫時未被納入計劃。
主席，在疫情下，市民對科技的依賴日深，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是刻不容緩的。但是，現時資助計劃的進展非常緩慢，鄉郊居民望穿秋水都未能享用光纖上網服務。而且，現時經常因為業權的問題，導致光纖網絡只鋪設至村口的位置，出現過門不入的情況，村民對光纖到戶的寬頻服務是可望而不可及。政府現時的答覆，似乎是說沒有任何實質的措施可以協助村民。我想問政府能否多行一步，承擔責任，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擔當統籌和協調的角色，協助村民和固網商溝通，讓光纖可以入屋？
主席，多謝劉議員的意見。我們明白光纖或寬頻對全港市民的重要性，亦因為如此，我們在2018年向立法會申請7億多元進行光纖鋪設工程。計劃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招標工作，將全新界分為6個區域，分為6個項目邀請固網商參與招標。但是，其實中間亦涉及很多工程，例如在偏遠的地方，需要進行很多挖地、鋪設光纖的工程，亦有一些工程要在離島進行。這次的200多個村落中其實有相當部分是位於離島，涉及海底電纜或光纖幹線的鋪設，所以是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就着由村口至達每一戶，往往涉及很多不同的地段，在這方面，一直以來固網商會與鄉事委員會等商討，如何把光纖連接進去。我們會一直繼續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我亦希望最終來說，絕大部分的村民都能夠享用光纖服務。

翻查我們的議會資料文件，在去年6月，局方曾出席立法會的一個會議，交代在相關光纖入鄉鋪設的資助計劃下，已完成6項工程的招標工作，但我們今天翻看這份文件，跟9個月之前的那份文件的內容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政府在去年6月已答應......

是否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你沒有辦法在這9個月做到任何跟進的工作呢？
主席，正如鄭松泰議員所說，我們在去年才完成招標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政府加快這方面的工作才是上策。現時由固網商開始鋪設網絡設施，最大的缺點是只可鋪設到例如村口的地方，如果要再鋪設得更深入，可能涉及一些私人地方，而甚至因為某些鄉村只有很少人口，固網商沒興趣去做。所以，政府要留意日後的進展情況。

例如大埔的山頂花園、沙埔仔和松仔園公園，以及元朗的麒麟村也不被包括在資助計劃內。政府沒有處理這些不被承認的鄉村，我覺得反正政府現時已經願意為一些偏遠居民做一些事，為何要放棄這些居民？

我們在推出資助計劃的時候，曾在地區上與包括新界鄉議局、鄉事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很多居所是較為集中，基本上光纖能夠鋪設到村口，村內居民已經可以獲得寬頻服務，無論是採用直接拉線或其他無線的方式。至於這235條鄉村以外的地方，我明白總有掛一漏萬的情況，有些地方是這項資助計劃暫時未能覆蓋的，我們會因應情況，看看結果之後再作考慮。

事實上，在去年疫情中，很多學校也要轉為網上授課，我所屬的婦女會曾向1000名學童送上平板電腦，讓他們在網上上課。

如果我們的網絡覆蓋得不夠好，真的會造成數碼鴻溝，影響小朋友學習。

第一，她提到很多鄉村的情況，這些正是我們這項資助計劃希望能覆蓋的地方。我們在2018年亦看到，雖然香港市區的網絡鋪設得比較好，但確實有很多偏遠地方未必能夠完全使用寬頻。所以，光纖網絡是基本的，讓光纖入村，他們才能使用較高的——例如500至1,000兆比特——寬頻，這樣才可做到麥議員剛才所說的網上學習活動。所以，我想第一步是，希望她剛才提及的村落在未來數年內可以有寬頻入村。第二是入戶的問題，其實這並不限於鄉村，因為在市區方面，寬頻往往到達樓下或者建築物前面時，能否進入大廈其實也涉及到一些業權問題，對鄉村來說便更困難，可能是涉及地權問題等。我們現在採取的方法是透過與當地的居民團體商討，看看這個方式是否做得到。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盡量做到這方面的工作，而資助計劃亦有一些彈性，即固網商會盡量走多一步，看看是否可以將網絡逐步延伸至越多、越闊的住戶層面，但我們真的需要與當地居民團體——尤其是業權擁有人——商討。所以，我剛才已指出有關情況，可能我們需要就這方面與村代表、鄉事委員會一起合作。

第三項質詢。

主席，政府去年向陷入財困的國泰航空有限公司注資273億元，其後又在"保就業"計劃下向其發放約6億元工資補貼。然而，國泰去年仍錄得破紀錄虧損216億元，並需削減約8500個職位。有市民批評，注資所涉公帑已足夠向全港市民每人派發5,000元，或代全港僱主及僱員向強積金計劃供款半年。有評論指出，政府向在疫情下生意興隆的連鎖超市發放工資補貼、將本財政年度稅務寬免減半、建議發放有諸多制肘的電子消費券、拒絕讓市民取回其強積金帳戶的累算權益自救、未能適時公布疫苗接種指引等政策失誤，令政府民望持續低落。

就剛才謝議員提問中的各個部分，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後，我現回覆如下：一及三正如其他經濟體一樣，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香港的經濟帶來極其嚴峻的挑戰。我們一直致力控制疫情，同時因應疫情發展及經濟環境的變化，幫助受重創的行業和市民渡過這艱難時期。我們一直既撐企業，也保就業，因為僱員的"飯碗"與企業營運唇齒相依。因此，20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及4輪防疫抗疫基金已共推出逾3,000億元具針對性的紓困措施，涵蓋多個行業和有需要群組，範圍廣泛。截至2021年3月中，基金已發放超過1,400億元的資助，惠及超過650萬人次及近85萬個由企業或商戶等提交的申請。其中僱主獲發共兩輪"保就業"計劃資助的大前提是不能裁員，令約195萬名僱員及超過12萬名自僱人士受惠。航空服務業對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具策略意義，也是保持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基礎。在疫情爆發之前，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佔香港國際機場客運量的57%及貨運量的41%，帶動行業內大大小小的經濟活動，扶持不少下游企業，同時提供就業機會。政府於去年6月決定投資國泰，協助香港的航空業渡過寒冬，屬符合公眾利益的舉措。在個人層面，政府亦着力"紓民困"。財政司司長上月公布的預算案涵蓋一系列逆周期措施，涉及1,200多億元。除了一般稅項和差餉的寬免、增加社會保障津貼和提供一次過1,000元電費補貼外，預算案亦建議發放5,000元電子消費券及創造約3萬個有時限職位。另外，我們建議設立有時限的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為失業人士提供多一個財政選項。有關由政府代供強制性公積金的建議，我們已於去年1月宣布將為收入低於強積金計劃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者支付5%的強積金供款。至於謝議員提出政府為全港僱主及僱員代供強積金的較廣泛措施，面對現時有限的公共資源，政府經小心分析建議所帶來的影響後，認為不宜推行。我們預計今年的綜合赤字會達至歷來最高，而來年的赤字亦高達約1,000億元。在未來數年，我們預計經濟環境及外圍政治經濟格局存在很大變數，我們一方面要盡能力為市民提供紓緩措施，同時亦要預留一定的財政儲備，應付未來其他需要。

就參考內地抗疫的經驗而言，特區政府衞生署和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有進行恆常交流，希望借鑒國家成功抗疫的策略和經驗，盡快控制本港的疫情。過去一年，國家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能夠實現經濟正增長。同時，《十四五規劃綱要》的通過亦為國家未來5年經濟社會發展定下藍圖和行動綱領。我們會積極在其中擔任"參與者"和"促進者"角色，為本港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香港特區要切實提高治理效能，這是剛才謝議員關心的題目，關鍵是堅定落實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及"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在堵塞現時選舉制度的漏洞後，我們可有效解決近年立法會泛政治化的困局。以最近有關臨時撥款的議案為例，這本來是政府在財政預算過程中的既定程序，我們歡迎議員在審議過程中提出意見，但去年卻被多項不合理的修正案拖延阻撓。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看到立法會整體回歸理性務實，今年通過臨時撥款議案的過程回復暢順。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亦有提及，鍾議員亦知道，我們之前曾推出"保就業"計劃，但疫情始終是一個動態的發展，而且在目前情況下，財政負擔也是一個要考慮的方面，所以經綜合考慮之後，我們推出比較針對性的措施，我們認為針對個別行業或個別受影響市民採取措施會更為穩妥。如果大家有留意，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已推出多方面的措施，在企業的層面，例如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延長其他計劃的申請期，亦包括個人層面有關失業人士的貸款計劃，接着很快便會前來立法會申請撥款，希望獲得通過；其他涉及更多市民的，便是5,000元消費券，可見我們如何配合疫情和經濟發展的變化推出措施。其實，我們並沒有停步，反而是考慮如何配合時勢變化、配合目前最新情況，推出一些新的適切措施。除了議員剛才說的保就業，以及我剛才介紹預算案提出的措施之外，還有一些措施是創造就業的，因為在"保"的同時，我們也要尋找一些新東西。

主席，我看到局長在主體答覆花了很多篇幅再三重申政府推出保就業的理據。不過我想問，以兩大超市為例，它們在這段時間不斷賺錢，賺了上億元。

第二，關於"保就業"計劃，看回數據，兩間超市在第二期計劃中也有申領超過一定數額的補貼，而按照政府早前訂下的回饋原則，對於它們的基本回饋金額也是有一定安排的，也許我在此提出一些具體數字。惠康和百佳在第二期計劃所得的工資補貼，分別為1億8,450萬元及1億6,196萬元。根據我們早前訂下的回饋原則，它們的基本回饋金額不應該少於9,225萬元及8,098萬元。就此，兩間超市已經在去年12月底前完成回饋，並以公開受惠機構名單、受惠人士數目及所涉金額，讓公眾可以監察。在這方面，周議員的想法與我們是相同的，就是考慮如何更加適切和聚焦地幫助需要幫忙的市民，這亦正正是我們在預算案中提出措施時的重點考慮。

那麼，局長是否只會繼續"翹埋雙手等運到"，讓企業只能自保呢？
主席，多謝鍾議員的補充質詢。

所以，我亦想藉此平台呼籲多些市民接種疫苗，因為其中一個抗疫關鍵就是要接種疫苗。當然，另一方面，疫情發展是動態的，所以我們在過去數輪基金，以及在預算案內提出的很多措施，也是因為考慮到這些動態的發展。回應鍾議員剛才的提問，我們在預算案中並非完全沒有着墨於企業，我剛才也曾介紹延長貸款計劃的申請期，以及其他一些針對企業長遠發展的措施。

所以，我們既要做好現在，又要顧及將來。

政府分別於本年1月25日及2月18日認可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復必泰"和"克爾來福"在港緊急使用。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會否促請研發克爾來福的公司盡快在醫學期刊刊登該疫苗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或以其他方式公開有關數據；及二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有否研究，在甚麼情況下需暫停疫苗接種計劃，以待重新評估接種疫苗的利弊？
主席，政府自2月26日正式展開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至今已有超過40萬名市民接種第一劑疫苗。我們的疫苗接種計劃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按照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聯合科學委員會建議的接種優先次序，逐步有序推展疫苗接種計劃並擴大優先群組，為全港市民提供疫苗保護。就鄭松泰議員提到有市民在接種疫苗後身體不適，或於短期內死亡，我希望先作出簡單回應。根據相關專家的評估，目前為止沒有一宗死亡個案與新冠疫苗接種有因果關係。

作為按《規例》申請有關疫苗認可在香港作緊急使用的一部分，科興向顧問專家委員會提交的資料包括其向世界衞生組織及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供的第一及第二期臨床測試資料、於巴西進行的第三期臨床測試資料，以及於土耳其及印尼進行的第三期臨床測試資料文件。科興所提交的臨床測試資料和數據，均由顧問專家委員會12位專家參照世衞指引的相關要求作仔細、客觀和全面的檢視及評核。這些專家都是各自於相關學術範疇有參與同行評審的，因此他們就科興疫苗所進行的評估不遜於一貫學術期刊文章的同行評審，對有關資料的審核過程亦不會因為資料尚未於醫學期刊刊登而有所不同。為加強疫苗資訊的透明度，顧問專家委員會就科興疫苗的專業建議已上載至食物及衞生局網頁。為確保科興疫苗持續安全、有效及具品質保證，我已就有關的疫苗認可附加條件，包括要求藥廠執行相關的風險管理計劃，並繼續提交最新的臨床數據、每一批次的化驗分析證明書，以及適時更新質素文件等。確保新冠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要求，是政府推行疫苗接種計劃的首要考慮。自疫苗接種計劃開展以來，衞生署按照世衞的指引，為接種新冠疫苗異常事件設立藥物安全監測系統，持續收集醫護人員及藥劑業界所呈報在香港使用的新冠疫苗接種異常事件報告。此外，政府成立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就接種新冠疫苗可能出現的異常事件進行持續監察，並在認可新冠疫苗的安全監察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就本港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的嚴重異常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會就現有的資料檢視有關個案，包括考慮病者的病況及病歷、相關臨床數據、該疫苗相關的資料及初步解剖發現，並基於世衞的算法流程進行因果關係評估。到目前為止，評估專家委員會的評估結果並未顯示任何死亡個案與新冠疫苗接種有因果關係。簡單來說，從醫護專業及科學的角度，目前並沒有任何證據令我們需要質疑兩款正在為市民接種的新冠疫苗的安全性，而有關疫苗都是有效和具品質保證的。基於科學為本和公開透明的原則，衞生署於3月12日公布接種新冠疫苗異常事件的定期撮要報告，報告結果顯示疫苗接種情況符合預期，亦與其他地方接種經驗相若，並無特別明顯因素令人擔心疫苗接種導致預期以外的異常事件。有鑒於此，我們認為並無根據暫停疫苗接種計劃，我們亦會定期更新有關的報告並向公眾發布。當然，如果市民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或是否合適接種新冠疫苗有任何疑問，應該先諮詢家庭醫生或主診醫生，稍後才接種疫苗。我在此必須重申，疫苗接種是有效控制2019冠狀病毒病重要的公共衞生措施，政府一直以科學實證為根據及公開透明為原則推展疫苗接種計劃，並為市民提供不同技術平台的疫苗選擇。面對疫情肆虐，社會各界應同心抗疫，踴躍接種疫苗以保護自己、家人、我們的醫療系統，以至全體市民，這樣我們才能盡早打贏這場抗疫戰，讓香港徹底脫離疫症。
我的主體質詢第二部分問及局方因應甚麼情況暫停疫苗接種。

她何時可以清楚告訴市民，已接種復必泰疫苗或正待接種第二劑疫苗的朋友會否有風險呢？

主席，對於疫苗接種計劃及相關資訊，政府均一直公開透明。

到目前為止，BioNTech和復星醫藥未有發現任何理由認為產品安全存在風險。然而，為謹慎起見，在調查期間須暫停接種批號為210102的疫苗產品，直至有關調查結束。

此乃預防性措施，旨在持續確保疫苗接種安全。鑒於香港引進的復必泰疫苗屬於上述批次，我們已通知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即日起暫停接種復必泰疫苗，直至另行通知。已預約接種復必泰疫苗的人士無需前往接種中心接種。

他們這項舉措是為了謹慎起見。

一有最新發展，我便會作出交代，讓市民知道有何後續安排。

政府經常用上"異常事件"形容注射疫苗後的副作用，但一般針口痛、輕微不適、輕度發燒皆是預期之內的副作用，為何政府會當作是異常事件呢？

所謂的"異常事件"，主要是根據世衞所列出一系列接種疫苗後有機會常見的異常情況，須由醫護人員通報衞生署。

不過，為公開透明，我們亦會列出有關個案。

我們每天的新聞公告會交代有關個案。在真正的異常事件方面，醫院管理局會通報衞生署。如果他們發現異常事件，也會作出通報，但最重要的是有關的異常事件與注射疫苗是否存在因果關係。

雖然復星實業在通知信中表示沒有安全風險，但假如沒有安全風險，為何要發信通知呢？

香港的反應可能真的是稍慢了，以致今早估計或有超過100人接種了這款疫苗。

主席，就蔣麗芸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第一，我們是有嚴謹的驗貨工序的。

當然，據我們收到復星實業的書面通知，其實主要是為了謹慎起見，他們得知疫苗包裝出現瑕疵，因此須進行調查。我們當然亦立即盡快作出反應，在今早10時發出了新聞公告。不過，在較早前尚未發出新聞公告時，我們其實已經與所有復必泰疫苗接種中心聯繫，讓他們知悉事件及停止接種。我當然明白市民會有一連串其他問題。由於衞生署現時正在與復星實業進行緊急會議，他們在會議後會立即向大家報告整體詳情。

長遠而言，政府呼籲市民接種疫苗，而大家皆知道，接種後可能會出現副作用。

那麼，當接種疫苗後，這方面又可以如何放寬呢？

不過，整體而言，當整個社會有越來越多市民接種疫苗後，這亦可以建立出保護屏障。

我們正與專家商討。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有市民反映，有一些在公立醫院急症室接受診治後需入院繼續治療的病人，需等候頗長時間才獲轉送病房。近日更有一名病人在急症室等候轉送病房期間死去。

主席，就蔣麗芸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的答覆如下：一醫院管理局轄下急症室均實施分流制度，按照病人病情的輕重緩急而制訂治理的先後次序，確保有緊急需要的市民能獲得及時的急症服務。當病人抵達急症室時，會先由富經驗及已接受特別培訓的護士，就病人的病情作出初步評估，危急的病人會獲得優先治理。分流護士會根據病情將病人分為5類，包括第一類別、第二類別、第三類別、第四類別及第五類別。醫管局已訂立服務目標，以確保有急切醫療需要的病人能在合理的時間內得到診治。被分流為危殆類別的病人，他們無須等候，會即時獲得醫護人員治理。至於病情非緊急的病人，他們或會需要等候較長時間。急症室的醫護人員會按照個別病人的病情為有需要的病人安排入院接受進一步治療和護理。在2019-2020年度，急症室病人在接受診斷後的平均入院等候時間為約67分鐘。醫管局沒有備存按分流類別劃分的急症室病人平均入院等候時間。二醫管局除了透過分流制度確保病情危急的病人可以得到適時及適切的治理外，亦致力推行各項措施，提升急症室的整體服務質素，當中包括增加急症室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及支援職系人手，以及透過發放特別酬金和假期補償等措施，進一步加強急症室人手。醫管局亦已推出急症室支援時段計劃，招募額外醫護人員，協助急症室醫生和護士處理緊急、次緊急和非緊急的個案。另外，公立醫院已透過加強老人科對急症室的支援，並於急症室增設觀察區，減少非必要入院的個案。此外，為減少急症室病人等候入住病房的時間，醫管局亦已採取各項策略和措施以提升服務量和加快病床流轉。具體措施包括：1藉着周年工作計劃，醫管局持續為現有和新建的公立醫院增加病床。

醫管局會繼續密切監察各公立醫院的病床情況，適時檢視上述措施，以及靈活作出適當的資源安排及調配，以改善急症室病人等候入住病房的整體情況。三在一般情況下，急症室醫護人員會安排等候入住病房的病人在等候區等候，或安排病人在輪床上休息。醫護人員亦會按時巡視於急症室輪候的病人，並按需要為病人量度維生指數或安排醫生進行覆檢。

在等候期間，醫護人員亦會盡量鼓勵家屬陪伴病人並與醫護人員保持溝通，以便為病人提供適切的協助。

《2021年空氣污染管制條例草案》《2021年刑事罪行條例草案》《2021年不停車繳費條例草案》《2021年證券及期貨及公司法例條例草案》《2021年稅務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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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動議二讀《2021年不停車繳費條例草案》。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是《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中一項主要的"智慧出行"措施。不停車繳費系統利用科技，便利駕駛人士透過無線射頻識別技術，以繳費貼遙距繳付隧道費。在推行系統後，駕駛人士駛經收費隧道時無須再在收費亭停車並以人手繳費，有助改善隧道一帶的交通。另外，在推行系統後，我們無需要保留現時設於隧道收費廣場的收費亭。因此，拆除這些收費亭而騰出的空間，可用作其他與交通有關的用途，例如擴闊現有巴士站及改善候車區設施。換句話說，不停車繳費系統不但便利駕駛人士，亦讓出行的市民得以受惠。《條例草案》旨在為在政府收費隧道及青沙管制區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提供法律依據。《條例草案》主要有三大目的。

第二個目的，是修訂《道路交通條例》，以授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訂立規例，規管繳費貼的發出和使用。按現時的計劃，我們會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制定新規例。

我們已分別在去年12月中和今年1月初諮詢交通諮詢委員會和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盡早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此外，我們一直透過不同渠道，與運輸業界及其他持份者溝通，聽取意見，務求順暢推行新系統。運輸署現正與相關政府部門密鑼緊鼓地進行各項籌備工作，包括委聘隧道費服務商、發展後端系統、採購新收費設施等，並會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收集負責人的電郵地址或流動電話號碼。我們現時的目標，是於2022年年底起陸續在各條政府收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與此同時，政府會以不同方式加強宣傳不停車繳費系統的好處和使用，以期更多車主支持及盡早使用繳費貼。《條例草案》的詳細建議，已載述於相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代理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使我們可以盡早落實不停車繳費系統，令香港在發展成為智慧城市方面邁進一大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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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21年證券及期貨及公司法例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透過修訂《證券及期貨條例》和《公司條例》等的現有法例，推行兩項提升市場基建及監管框架的措施，包括落實無紙證券市場制度，以及優化場外衍生工具發牌制度。現時，大部分上市公司股票的買賣是透過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交易系統以無紙的方式進行，這是因為買賣雙方均只透過代理人持有股票的實益權益而非股票的法定擁有權。投資者如希望以自身名義持有及轉讓股票的法定擁有權，他們現時須透過以紙張為本的方式持有及轉讓。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在香港實施全面無紙證券市場制度，讓投資者在現行透過代理人持有及轉讓證券的實益權益外，可選擇在一個數碼化的環境持有及轉讓證券的法定擁有權。換句話說，在全面無紙證券市場制度下，不論是持有或轉讓證券的實益權益或法定擁有權，均能以無紙的方式進行。推行一個全面無紙化的證券市場，既可讓投資者享有更佳的法律保障及提升公司管治，同時進一步完善我們的金融市場基建，對提升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進一步提高市場效率和競爭力至為重要。對於在香港推行全面無紙化證券市場，我們已討論多年，過去亦已達到多個重要的里程碑。在政府、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港交所、證券登記公司總會有限公司和業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早年已完成了一些立法工作。基於業界的進一步意見及市場的持續變化，我非常高興見到業界及持份者已就透過修訂模式實施無紙證券市場達成共識。修訂模式將保留現時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以代理人名義為投資者持有證券的選項，同時為投資者提供另一個新的選項，以無紙方式直接持有證券的法定擁有權。這個運作模式將對市場整體運作安排的改動減到最低，既保留了現有的交收效率，以及市場參與者目前享有相對較低的交收日內流動資金需求，同時亦提高投資者法定擁有權益。證監會、港交所及證券登記公司總會已就修訂模式進行了聯合諮詢，我們亦已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作簡介。市場人士及委員會均支持建議。

這些修訂會為無紙證券市場制度訂明主體框架，並賦權證監會制訂規則，訂明在該制度下的運作及規管細節事宜。此外，在實施無紙證券市場制度後，政府將不會再就無須使用轉讓文書的證券轉讓徵收每張5元的定額印花稅。若《條例草案》得到立法會通過，我們預計在2022年年底前開始分階段實施無紙證券市場制度，先從在香港註冊成立的上市公司股份着手，並會進一步擴展至包括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註冊成立的上市公司。

除了推行無紙證券市場制度以外，《條例草案》亦會完善場外衍生工具的監管框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20國集團領袖承諾就場外衍生工具監管推行改革，並加強規管。香港一直致力履行20國集團有關承諾，按步設立場外衍生工具監管制度。我們早前透過《2014年證券及期貨條例》，為香港的場外衍生工具市場設立監管框架，包括在未來引入場外衍生工具發牌制度。在聽取業界的進一步意見後，我們建議就發牌制度下對某些受規管活動範圍作出技術性修訂，以在風險為本的大前提下更好反映政策原意。今次作出修訂的目的主要是清晰地豁除一些我們一直無意納入場外衍生工具發牌制度內的活動，主要是一些不涉及系統性風險的活動，例子包括：豁除金融集團聯屬公司之間的企業財資活動，豁除能減低系統性風險的交易後多邊投資組合壓縮服務提供者的活動，以及避免重複規管。證監會已就相關建議諮詢市場，並得到回應者的支持。代理主席，上述兩項措施均會進一步完善香港的金融市場基建和規管制度，並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我希望立法會可以盡快通過《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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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範疇是根據《公司條例》進行不經法院程序的公司合併的稅務處理。自2014年3月3日起，《公司條例》容許同一集團內全資擁有而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通過不經法院的程序作出合併。就這些合資格的合併個案，稅務局目前按照過渡性行政評稅指引作出評稅。為求清晰明確，我們建議修訂《稅務條例》，就合資格合併的稅務安排訂定條文，當中包括合併後公司須履行參與合併公司在停業當年或之前課稅年度在《稅務條例》下的義務和法律責任，以及納稅人可就合資格合併選擇特別稅務處理安排等。第二個範疇是在特定情況下轉讓及繼承指明資產的稅務處理。《條例草案》訂明在特定情況下，非以售賣方式轉讓指明資產予另一人時，須當作售賣情況來處理有關稅務安排。這項安排不適用於因某人去世所引致的繼承，或涉及已選擇上述特別稅務安排處理合資格合併的繼承。第三個範疇是完善提交報稅表的法律框架。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去年撥款優化稅務局的資訊科技系統和設施，包括建立商業稅務網站，以便企業以電子方式提交報稅表。

修訂建議也賦權稅務局局長在日後把優化的報稅機制應用於其他報稅表。第四個範疇是改良扣除外地稅款的安排。

有關擴大外地稅款扣除範圍的建議，會減低外地法團的香港分支機構和知識產權持有人的稅務負擔，有助我們締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尤其可加強香港作為銀行業務據點的吸引力，並推動本港成為研發樞紐。我們建議有關扣除外地稅款的修訂條文由2021-2022課稅年度起生效。我們已在今年1月4日向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合資格合併、指明資產和提交報稅表的建議。委員對立法建議普遍表示支持。我們亦已就各項立法建議諮詢相關業界代表，並在擬備《條例草案》時考慮了他們的意見。我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案》，落實我上述介紹《稅務條例》4個範疇的修訂。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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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議案。保安局局長動議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每位議員只可發言一次，限時15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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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特區政府支持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推動皇崗口岸重建計劃，以及於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從而提升口岸的通關能力，便利旅客，促進香港與深圳市及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人員流動，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有關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目標。根據《鐵路發展策略2014》的建議，擬議的北環綫除了連接錦上路站至古洞站的主線外，還可因應跨境運輸需求的增長，增設支線由錦上路站直接連接至現有的落馬洲站。按深方的皇崗口岸重建方案，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將成為交通樞紐綜合體，除了一般路面交通工具外，還有兩條深圳地鐵線及兩條城際鐵路線可直達皇崗口岸。如將北環綫支綫改經落馬洲河套區連接至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將有助加強跨境和河套區與市區的交通聯繫，亦為往來粵港澳大灣區的市民及旅客提供多一個出行的選擇。我們注意到深圳當局表示會於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預留空間提供北環綫支綫接入的條件，這將為北環綫增設支線的規劃提供彈性。我們已在去年12月邀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就北環綫展開詳細規劃及設計。雖然有關工作只涉及北環綫主線而不包括連接至落馬洲站/皇崗口岸的支線，但考慮到皇崗口岸的優化可帶動跨境運輸需求，我們已要求港鐵公司研究主線時一併考量支線的可行性及效益，讓政府適時考慮項目的未來路向。鐵路項目涉及龐大的資本投資，政府需作出審慎的規劃。由於興建北環綫支綫屬中長期的建議，即使支線的需要及其技術與財務可行性均被確立，鐵路發展時間表亦須因應詳細研究、最新需求評估及資源的許可情況而作出調整。在新皇崗口岸採用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通關查驗模式下，運輸署會配合新口岸的通關時間及過關人數，安排足夠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專營巴士、專線小巴和的士，提供便利及適切的交通服務往返新皇崗口岸香港口岸區和香港境內。至於跨境交通服務方面，運輸署會適時與內地相關單位商討，提供合適及足夠的跨境客運服務，包括跨境巴士及跨境出租汽車，配合新口岸的啟用。此外，運輸署正與香港口岸執法部門和深方相關單位進行商討，確保在新皇崗口岸香港口岸區的公共運輸交匯處有足夠的配套設施和清關設施配合本地公共交通和跨境交通服務。在新皇崗口岸啟用後，運輸署會密切留意乘客對本地交通服務的需求，並適時與內地相關單位討論加強跨境交通的服務水平。就配合深方推進皇崗口岸重建工作，特區政府的工作重點亦包括：一推動實現深圳灣、蓮塘/香園圍口岸24小時通關；二取消皇崗、文錦渡和沙頭角口岸貨運功能，除運載鮮活食物的貨車繼續使用文錦渡口岸外，將其他跨界貨運調整到蓮塘/香園圍、深圳灣口岸；及三完善口岸及周邊配套設施，推進貨運通道設施建設等。我理解有議員關注皇崗口岸取消貨運功能後，跨境貨車使用各個陸路口岸的安排。運輸署會繼續與香港跨境貨運業界保持溝通，並會與深方跟進是否同意按香港貨運業界的要求盡快實施蓮塘/香園圍口岸貨檢設施24小時通關，並加強蓮塘/香園圍口岸的內地報關支援服務，然後才實施取消皇崗、文錦渡和沙頭角口岸的貨檢功能的安排，好讓業界可在皇崗口岸重建期間適時分流到深圳灣及蓮塘/香園圍兩個口岸。

代理主席，正如保安局局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剛才指出，在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可以提升口岸通關效率，便利往來港深兩地的旅客。就着土地使用而言，"一地兩檢"亦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讓目前落馬洲邊境管制站超過20公頃的土地，在騰出後可以支援其他有利社會發展的需要。

事實上，落馬洲邊境管制站有鄰近邊境的優勢，其東北面是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相隔只是大概400公尺，其南面便是建議中的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正在施工階段，將會是本港歷來最大的創科平台。至於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目前正就相關的初步用途建議諮詢持份者。我們初步估計，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大約佔地320公頃。憑藉着建議中的北環綫及其中的新田站帶來的機遇，這個樞紐可以有中至高密度的發展，增加房屋和經濟用地的供應。而就着經濟用地來說，我們在發展樞紐的北面，鄰近河套地區的部分，預留了大約50公頃的土地，即是18%的面積，作企業辦公和科技創新之用。在全力推展研究的同時，有一點我們覺得值得留意的，就是落馬洲管制站兩旁都是甚具生態價值的魚塘濕地。所以，我們有需要小心考慮，如何在釋放土地發展潛力的同時，處理好生態及環境方面的挑戰。代理主席，向前看，政府會在下個月開展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的下一步研究的申請撥款程序。這項研究會包括如何善用落馬洲邊境管制站在未來可以騰出來的土地，我盼望這項撥款申請亦能夠得到立法會的支持。代理主席，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不單可以帶來通關的便利，亦可以幫助本港釋放珍貴的土地資源。現在是很好的時機，讓我們整體考慮和規劃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和落馬洲邊境管制站的用地，以達致協調發展，發揮協同效應，令廣大社會可以受惠。我謹此發言，希望議員能夠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香港與內地旅遊往來一向密切，近年，內地訪港旅客人次每年大約4,000多萬，佔整體訪港旅客人次超過75%，當中有超過八成內地旅客透過陸路口岸來港，由此可見，陸路口岸是香港接待內地旅客的主要門戶。對旅客來說，出入境口岸便捷的設施、交通配套及通關過程，都會為他們帶來更佳的旅遊體驗。正如李家超局長在開場發言時提到，新皇崗口岸將會參考深圳灣口岸的模式，在口岸大樓內設立港方口岸區，這意味旅客可以在同一座大樓內辦理兩地出入境手續，令旅客過關更為便捷。為配合皇崗口岸得以改善的環境及設施，重建皇崗口岸及"一地兩檢"安排定必為旅客帶來更好的體驗，有助更好應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下香港及深圳以至大灣區其他城市日益頻繁的人員流動。除此之外，現時不少到訪香港的海外旅客會以"一程多站"形式到訪其他地方，當中不少會順道到訪內地。近年，香港每年平均接待的外國旅客大約1,000萬人次，包括過夜及非過夜旅客，當中經香港前往內地的每年超過200萬人次，透過加強香港及深圳以至其他大灣區城市的連繫，新皇崗口岸亦有助推動大灣區"一程多站"的旅遊發展。根據深圳市政府的規劃，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將會成為交通樞紐，直接連接內地兩條城際鐵路及兩條深圳地鐵線，有關的交通配套將會為從香港出發經新皇崗口岸到訪內地的旅客提供便利。新皇崗口岸未來會提供更好的服務予"一程多站"方式經香港到訪深圳以至其他大灣區城市的外國旅客，惠及大灣區"一程多站"旅遊發展，這亦有助香港進一步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及旅遊發展規劃提及的國際城市旅遊樞紐，以及"一程多站"示範核心區的角色。隨着不同經濟體憧憬疫苗在2021年能夠普及使用，預計經濟活動及跨境旅遊將會逐步恢復，內地預計將會是經濟復蘇最快的經濟體，而與香港毗鄰的大灣區更是內地發展的重點。在跨境旅遊恢復初期，我們預計旅客會先開展短途旅程。在內地市場，大灣區應該是較早跟香港恢復跨境接觸的地區。就此，旅遊發展局將會先集中資源在大灣區進行推廣，然後將推廣逐步推向內地其他城市。旅發局亦會在內地推出"再遇.就在香港"的宣傳，讓香港成為內地旅客最想到訪的旅遊目的地，並會與業界推出優惠套票吸引旅客來港，帶動本地消費。與此同時，旅發局亦會與新聞媒體合作，向內地旅客傳遞香港安全及好客的正面信息。為了充分發揮新皇崗口岸帶來的好處，我們十分重視旅遊方面的配套安排，例如旅遊巴泊位及接待旅客的安排，使重建後的皇崗口岸能夠更好照顧旅客的需要，令旅客有更佳的體驗。

至於香港落馬洲管制站未來將騰空釋放的20公頃土地，我們樂意配合發展局就該幅土地的可行用途的研究工作，例如能否在該幅土地上提供與旅遊相關的配套，進一步提升旅客體驗。我希望借今天這個機會聆聽議員的意見，並且在議案辯論結束後就議員提出與旅遊相關的議題作出回應。

代理主席，我首先要表明，經民聯支持由保安局李家超局長動議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政府議案。事實上，我及經民聯多年來都促請政府推動跨境基建互聯互通，便利跨境人流和物流的暢通無阻。皇崗口岸重建計劃是出於提升通關效率的需要。皇崗口岸當年是配合廣深高速公路建設新開設的口岸，自1991年8月8日起，客運和貨運全面開通使用。其後，貨檢通道和旅檢通道先後落實24小時通關，成為深港之間唯一一個實行24小時通關的大型陸路口岸。可是，經過30年的使用後，部分通關設施亟需升級改造。一個非常顯著的問題是，現時皇崗/落馬洲口岸的旅檢大樓並非直接相連，旅客或須依靠接駁巴士往來兩個口岸，如果乘坐直通巴士，他們在港深兩邊口岸都需要先行落車辦理通關手續，然後再上車，相當費時失事。代理主席，口岸設施應該配合國家與香港的發展所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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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推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深港加強協作發展的前景下，來往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人流會持續增長，皇崗口岸可望發展成為輻射大灣區的口岸和交通樞紐，因此對口岸的通關設施有更高的要求。代理主席，據有關方面披露，新的皇崗口岸會定位為"一地兩檢"純旅檢口岸，未來會取消貨檢功能，預計將於2022年年底建成。儘管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以來，深港兩地的人流受到嚴重影響，但兩地政府在2020年仍先後啟用蓮塘/香園圍口岸的貨檢設施及在深圳灣口岸實施24小時貨檢通關，以逐步落實跨境貨運"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新布局。至於在新皇崗口岸將實施的"一地兩檢"也有先例可援，是參考了深圳灣口岸的模式。特區政府將會在新皇崗口岸大樓內設立港方口岸區，行使全面司法管轄權，以香港特區法律辦理清關、出入境及檢疫檢查等流程。深圳灣口岸在2007年7月1日香港回歸10周年之際開通運營，成為中國內地首次採用深港"一地兩檢"作業模式的口岸，這種模式既符合"一國兩制"的要求，多年來亦行之有效，為旅客提供很大的便利。至於財務安排，深圳市政府原則上同意承擔整個皇崗口岸重建項目，即包括港方口岸區的設計及建設費用，特區政府將向深圳市政府每年支付1,000元人民幣象徵式租金，與高鐵西九龍站的財政安排相類似。特區政府只需要自行承擔港方口岸區基本工程以外的項目，例如各部門所需的設備和資訊系統等，將會適時按既定程序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代理主席，新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並取消貨檢功能，更有一項額外的益處，就是可釋放相關周邊土地供發展。深圳市政府估計在深圳一方可釋放土地約50萬平方米，用於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方區域開發。至於香港方面，將可以釋放現時香港落馬洲管制站超過20公頃的用地。在此，我促請發展局加快該幅土地的可行用途的研究和規劃，地盡其用，不要再被人批評"對面飛躍發展，這裏卻水盡鵝飛"。代理主席，保安局局長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表明特區政府希望在正式展開口岸建築工程前，獲得立法會支持，讓當局可以按港深兩地政府既定的共識和原則，積極推展皇崗口岸重建計劃。這難免使我想起當年落實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波折。當年特區政府與內地機構就實施相關"一地兩檢"安排的框架內容取得共識，容許乘客一次過在西九龍站完成香港和內地的出入境通關程式。本會於2017年11月15日通過了當局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支持特區政府依據"三步走"程序推展各項後續工作。特區政府隨後啟動"三步走"程序的第一步，於11月18日與內地簽署《合作安排》。同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確保"一地兩檢"安排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基本法》，完成第二步。《合作安排》訂明內地口岸區為了滿足實際政策和操作的需要，即為高鐵乘客辦理內地通關手續的特殊目的而設立，有關限制既為乘搭廣深港高鐵往返內地的人士提供最大的便利，亦沒有減損香港特區一般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但是，到了最後一步，即2018年6月14日立法會就《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進行審議階段，有13位議員就該條例草案提出75項修正案，當時立法會主席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後作出裁決，批准了其中24項。幸好該等修正案都不獲通過，否則勢必對西九龍站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有效運作造成不良影響。廣深港高鐵儘管目前因疫情而暫時停運，但自其通車以來"一地兩檢"安排運作暢順，廣大乘客都感到很方便。此前反對派議員關於"一地兩檢"安排將"損害本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的種種奇談怪論，例如說內地公安將會在西九龍拘捕香港市民的荒誕的謠言，不攻自破。如今，立法會恢復正常議事，相信議員同事都會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支持這項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政府議案，並且會按同樣的精神，處理日後相關的本地立法和撥款審批工作。不過，特區政府除了按部就班繼續與內地部門商討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同時應該加緊與內地商討"後疫情時期"的通關安排。過去1年多，受局部封關及強制隔離檢疫措施等限制，粵港澳的人員交流及往來受到嚴重影響。我和經民聯都多番敦促特區政府，在顧及疫情風險管理需要的大前提下，致力促使粵港澳盡快落實"健康碼"互認制度，重啟三地通關，便利跨境往來，逐步恢復各項經濟活動，並為業界參與"國內大循環市場"提供實質的支持。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對於政府今天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我是支持的。

盧偉國議員剛才提到皇崗口岸的一些歷史，我在此亦略作簡介。皇崗口岸是內地首個、亦是現時深港之間唯一實行24小時通關的大型陸路口岸。

1989年12月29日，皇崗口岸的貨檢區建成啟用；1991年8月8日，旅檢區亦通關；1994年11月3日，兩條貨運通道試行，供24小時通關之用；2003年1月27日零時起，皇崗口岸實施旅檢24小時通關。旅客均十分支持皇崗口岸24小時通關的措施，不少本港居民從元朗前往皇崗口岸過境。

為跟上時代的步伐，便得更新舊設施，以滿足便捷流動的新需要。

香港與深圳邊境的第七個陸路口岸是蓮塘/香園圍口岸，此口岸已通關，只因爆發疫情而未有旅客使用。蓮塘/香園圍口岸十分方便，人和車輛均可以直達口岸設施過境，而離開口岸後，更可直上高速公路，這令跨境的人流和物流能更有效流動，有助紓緩現時口岸的繁忙情況，對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在策略上具重要意義。至於大灣區的戰略意義，在於國家會對香港與內地口岸往後的發展作出相應安排，按"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規劃原則，從兩個不同方向發展貨運，令香港口岸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剛才曾提及，"一地兩檢"有助促成兩地口岸的"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當皇崗口岸完成重建後，將會釋放不少土地，因為按深方的規劃，新皇崗口岸的定位為"一地兩檢"純旅檢口岸，未來將取消口岸的貨檢功能。因此，將可釋放約50萬平方米土地，以興建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深方科創園區，預計會於2023年年底建成。

我們相信這次釋放土地，將會為香港締造新的機遇。可是，內地的規劃及基建以快見稱，皇崗口岸交通規劃引入了深廣中軸城際軌道、穗莞深城際軌道及深圳地鐵20號線，並預留空間，以與港鐵北環綫連接。在未來，皇崗口岸將成為大灣區一個面向世界的超級口岸及綜合交通樞紐。

擬議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的總面積為320公頃，包括270公頃發展用地，初步估算可提供31,000多個住宅單位，當中公營房屋將佔七成。

未來北環綫方面，政府預計在新田站落成後，該區可作中、高密度的發展，而31,000個住宅單位，可供84,000人居住。過去，政府一直被人詬病，指在新發展區內設置的公共設施，經常落後於人口的增長。因此，我希望政府在規劃上能更具前瞻性，不單要落實規劃，更要加快步伐，讓香港早日履行其在大灣區的角色，以更有效地發揮香港作為橋樑的功能。

代理主席，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特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推動皇崗口岸重建計劃，並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大樓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一如深圳灣、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其實已實施一段很長的時間，亦一直運作暢順。不過，只是在新冠疫情下，高鐵服務停頓了一段時間，現在高鐵站內的"一地兩檢"安排亦暫時停止。不過，我認為政府為推動兩地人流交往，應該盡快重開高鐵。代理主席，我回想起3年前，即是2018年6月，當時我剛加入立法會3個月而已，最深刻的第一件事是審議《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

自2018年9月23日通車以來，我個人多次乘坐高鐵。很多市民也告訴我們，透過高鐵"一地兩檢"的安排，他們能前往內地很多城市，覺得十分省時和方便。所以，過去反對派說甚麼逃生門，又說內地公安可以立刻衝下來拘捕人等，均是胡說八道的，而時間亦是最好的證明。兩年後，正如我剛才所說，反對派所說的似是而非的事，全部都沒有發生，時間可證明一切。

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歸祖國已經一段時間，民心回歸也非常重要。國家每5年一次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即是近年"十一五"、"十二五"，以至最近的"十四五"，均有為香港的發展定位。最近的"十四五"規劃，亦定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支援的措施，包括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等，亦支持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再者，中央亦在2019年2月訂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確定要加快大灣區城市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當中包括提升粵港澳口岸的通關能力和通關便利化的水平，以促進人員、物資高效便捷地流動。所以，在這背景前提下，完善與內地的口岸設施是絕對有需要的。我們檢視一下，現在港深兩地有5個提供旅檢和貨檢服務的陸路口岸，以及兩個以客運為主的鐵路口岸連接。民建聯在2019年亦發表《把握機遇創新高峰粵港澳大灣區香港規劃方案建議書》，我們當時已提議當局改善港深兩地的口岸設施，包括逐步擴展更多24小時的口岸。皇崗口岸其實早已是24小時運作，而在去年，深圳灣口岸亦實施了24小時的貨檢通關，我們期望疫情盡快受控，兩地口岸可以逐步回復通關往來，屆時按原有計劃，深圳灣口岸也可有24小時的旅客通關服務。代理主席，今次的政府議案源於2019年，深圳市政府決定在原址重建皇崗口岸，特區政府於是與市政府研究在新的口岸大樓，研究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可行性。經過研究後，兩地政府均同意並後來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下一步便是提請人大常委會批准，然後展開本地的立法工作。我們支持這項議案，並希望當局可以盡快展開餘下的程序，因為皇崗、落馬洲口岸已於1980年落成，提供旅檢及貨檢服務。不計現在的疫情，以2019年計算，皇崗口岸每天有68,000人次及車輛19,700架次進出該口岸。設施老化，以及兩邊管制站有一段距離，市民進出兩邊的管制站均要轉乘接駁巴士。所以，現在建議在內地皇崗口岸的原址重建，未來的新皇崗口岸將會二合為一，採用"一地兩檢"安排，聯檢大樓便好像高鐵西九龍站般，在不同的樓層設立內地和港方的清關設施，並更好地連接內地城際鐵路。這項安排將可以更好地縮短通關時間，以及更便利跨境旅客，有助香港與大灣區作更緊密的接觸。代理主席，皇崗口岸的旅檢大樓已拆卸，臨時旅檢大樓亦已完成，預計新口岸可以在2023年落成。我留意到當蓮塘/香園圍口岸可以24小時運作，在具備足夠配套設施後，便會停止皇崗口岸的貨運通關服務，貨運會轉至深圳灣和蓮塘口岸。我個人期望當局與內地擬定皇崗新口岸詳細設計時，就仍有的貨運，特區政府應要完善香港方面的交通配套，要有足夠的貨流車流空間，包括有足夠的旅巴泊車位，而大樓亦應有足夠的空間劃予旅客作等候區等。至於香港方面，原有的落馬洲管制站其實面積也不小，佔地20公頃，大家預期可以釋放出來。我剛才也看到，開場發言中提到發展局正研究這塊土地可使用用途，而謝偉銓議員剛才也提到，希望政府不要浪費；因為現在大家對於房屋供應、土地的運用非常着緊，希望政府可以慎重地考慮，究竟能否發展多元化的社區，特別是有更多公屋供應、房屋供應。希望政府能完善相關的配套，以至這20公頃用地可以有更大的發展潛力。代理主席，我支持有關的議案。當然，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疫情能盡快受控，我們能夠盡快通關。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由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支持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推進重建皇崗口岸，以及將來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計劃。這項計劃值得支持，不單是因為它會優化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及提升通關便利，把一個使用了超過30年、已經老化的香港與深圳的口岸更新，更在於它配合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新時代的需要，有助進一步完善區內口岸、運輸以至產業的布局，進一步促進人才等大灣區發展關鍵要素自由流動。代理主席，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公布，優化落馬洲/皇崗口岸，並且在將來的新皇崗口岸採用"一地兩檢"，均是中央支持完善港深陸路口岸建設的一系列規劃的其中一項，與此同時，還有優化羅湖口岸、在港深陸路口岸實施"港車北上"等其他政策措施。如果以更高的角度，連同其他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大灣區的新政策措施來看，更可以看到一幅進入全新超高速發展的大灣區發展藍圖。這些新政策包括設立新平台便利港企拓展內銷管道，把握"內循環"機遇；推出"港藥通"等推進跨境藥物、器械及醫療服務互通互動的政策措施，以及容讓香港爭分奪秒，可以在2024年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位於落馬洲的港方園區首批建築落成前，先租用福田深圳方園區來協助企業落戶等。當然，有了政策後，穩步開展、落實執行亦非常重要，這些政策之間更是相輔相成，互相搭配才可發揮最大效用。就本議案而言，關於特區政府在取得本會支持後，會如何開展重建皇崗口岸及將來"一地兩檢"的計劃，保安局局長剛才的發言已介紹香港和深圳當局磋商後達成的有關安排，包括新皇崗口岸將定位為純旅檢口岸，不設貨運。新旅檢大樓的建造工程會由深圳方面的承辦商負責，工程設計會取得港深雙方共識及確保符合香港法例和標準，並且會參考深圳灣口岸模式，在新皇崗口岸實行"一地兩檢"。特區政府會在新皇崗口岸的港方口岸區行使全面司法管轄權，並會參照高鐵西九龍站的安排，港方每年向深圳方支付1,000元人民幣象徵式租金等。

凡此種種，本會將會密切跟進，我不在此重複細節。代理主席，接下來我想談談配套計劃的安排，亦即是重建皇崗口岸及實施"一地兩檢"後釋出土地作其他用途的事宜。局長在其致辭中亦有提及，香港方面在落馬洲管制站將有超過20公頃土地因此被騰空釋放出來，但只是指發展局正研究該幅土地的可行用途，連意向都未有提及，令人關注。反觀深圳方面，他們同樣因為皇崗口岸這番改動取消貨檢功能，而釋放出大約50公頃土地，這大片土地據報已規劃用作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深圳方區域開發，當中皇崗口岸以前的貨檢區和停車場，將會轉變成科研中心、實驗室及一個會議中心。未來整個深圳皇崗口岸片區亦計劃打造為一個融合微電子、材料開發、人工智能、機械人技術及醫學等領域的科學合作研究中心。內地將皇崗口岸視為聯繫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港雙方園區的重要節點，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亦是串聯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的重要樞紐。在交通方面，他們作出同樣層次的規劃以配合發展，將新皇崗口岸定位為一個輻射大灣區、面向世界的超級口岸和綜合交通樞紐，規劃引入深廣中軸城際軌道、穗莞深城際軌道、地鐵20號線，並且預留港鐵北環綫支綫接入。代理主席，皇崗口岸的新發展對於兩地通關、跨境交通、創科產業、商貿物流的重要性，相信特區政府同樣是了然於胸，否則今天議案的辯論不會同時有5位政策局局長、副局長出席。新口岸的工程預料在兩三年間便會完備妥當，希望特區政府在努力跟進新口岸相關的後續工作時，亦以該區的全盤發展考慮，盡早就釋放土地用途等配套作出規劃，確保港方亦能善用新定位、新皇崗口岸發揮的作用，推動香港、深圳以至大灣區的發展更上一層樓，締造多贏。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贊成香港特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推動皇崗口岸重建計劃，並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亦支持特區政府日後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授權，在日後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並非新事物，皇崗口岸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也可算是一個集體回憶。當深圳灣口岸於2007年啟用時，當局在位於內地的口岸設施劃設港方口岸區實施"一地兩檢"，為有關安排立下先例，促進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人流物流。

代理主席，就當年的深圳灣口岸工程，香港支付了24億元建造費和17億元土地開發費，並每年繳交800萬元租金，直至2019年改為每年支付1,000元的象徵式租金。

深圳和國家真的非常疼惜香港，所以香港一定要爭氣。皇崗口岸的皇巴士，盛載了很多上一輩港人拿着紅白藍膠袋，踏上返回內地探親之旅的記憶。

我認為當中有很多爭議，今天均已有答案，特別是內地如何在法律上侵犯香港的管轄權，當局如何繞過《基本法》第十八條，不考慮該條文的規定而就此採納全國人大所作決定等問題。

所以，我對中國的基建實力肯定是百分百信任。在今次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討論中，我反而認為應着眼於經濟方面的差距，而香港的發展是需要我們自我鞭撻的。到了2020年，香港的GDP是27,107億元，深圳的GDP卻已增長3倍至27,670億元人民幣。

我亦想藉此機會感謝深圳市人民政府。

當時，儘管大部分民主派或反對派議員均投了棄權票，但亦有一些溫和派議員沒有被捆綁而投下贊成票。整個法案審議過程非常順暢，一個月召開了16次會議進行討論。當時有反對派議員指出相同問題，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繞過《基本法》第十八條，在香港實施全國性法律，以及質疑香港人員是否有權在內地境內實行管轄權等。回頭看這種種質疑，其實是顯示了有關議員對中國憲制，以至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及釋法的憲制地位一無所知，而他們對國際法律的實施亦是一知半解。事實上，"一地兩檢"安排並非始於香港及中國，早已在美加及英法成功實踐，並非甚麼新事物，並廣獲認同為有利民生及人員交流的大好政策。在香港與內地實施"一地兩檢"，既可彰顯"一國兩制"的特點，亦能保存內地及香港各自擁有司法管轄權的特色，這是我們早已從深圳灣口岸的成功例證中獲得的莫大啟示。我完全同意政府作出後續安排，在獲得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兩地政府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後，在立法會進行相關的本地立法工作。但願日後在完善立法會的選舉制度後，能在討論這些有利民生的重大政策時進行更優質的辯論。我們樂見有不同意見，但不希望過去數年在議會出現的種種醜陋議事景象重現眼前。縱使有不同聲音，也希望反對派能在符合"一國兩制"、《基本法》及文明要求的情況下議政，讓有水平及文明的議會文化得以展現出來。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保安局局長動議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後續工作的議案。是項議案的內容是支持香港與深圳兩地政府共同推動皇崗口岸重建計劃，並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升口岸通關便利，有助兩地民眾互聯互通。行政長官已在去年11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指出，要完善港深陸路口岸，逐步落實跨境貨運"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布局，其餘口岸包括新皇崗口岸則主力處理客運。上述建議能有系統地、妥善地及長遠地解決兩地的客流、貨流及車流問題。皇崗口岸落成已近30年，正如李局長剛才所說，口岸設施現已老化，原來的設計亦已無法應付日益增加的客流和貨流。深圳的皇崗口岸與香港的落馬洲管制站並不相連，而一如大家所知，需要過境的旅客須乘搭俗稱"皇巴"的穿梭巴士往來兩地關口，不但要上落車數次，而且過程轉折，費時失事。局長提出的口岸重建計劃，正是要在深圳的皇崗口岸原址重建一幢可進行"一地兩檢"的聯檢大樓。按深圳灣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模式，新大樓將各設香港和內地口岸區，作為清關、辦理出入境手續及檢疫的用途。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新口岸規劃，正如陳帆局長剛才所說，該口岸將成為交通樞紐，接駁市內多條地鐵線、城際鐵路，以及興建行人路連接福田口岸。預計口岸落成後將不單可方便前往深圳市各區的遊客和市民，亦可同時方便往來其他大灣區城市及皇崗口岸。估計在大樓落成後，使用口岸的人流和車流均會較以往大幅增加。

此外，我和業界人士亦關注到新皇崗口岸日後讓旅遊巴出入接送旅行團的停車安排的問題。目前，各口岸供旅行團使用的交通配套設施，特別是深圳數個陸路口岸的設施均明顯不足。不少旅遊業界人士曾經反映，以往深圳灣口岸的內地範圍並沒有提供讓旅行團使用的旅遊巴停車場，旅客需要步行一段路程才可上車。記得當年前往深圳灣口岸時，在過關後須步行經過一段馬路，才可在馬路附近的位置上車。

但願在總結剛才提到過往在兩個口岸出現的問題後，政府可做好相關規劃，令新口岸有更加理想的通關環境，達到便民及促進經濟的效果。主席，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相當迅速，相信在疫情受控後，口岸的需求將日增，而大灣區旅遊，包括海外人士經香港的一程多站旅遊活動亦會重拾增長動力，屆時往來粵港各陸路口岸的人流和旅行團均勢必增加。希望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或政府保持溝通，除解決剛才提到的皇崗口岸的問題外，亦須研究各口岸未來的功能及分工，甚至探討我們將於未來10年以至更長時間面對甚麼挑戰，預先作好準備，一同為香港各口岸的功能更趨完善作出努力。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發言支持政府提出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皇崗口岸是深港之間唯一24小時運作的陸路口岸。由回歸以來，皇崗口岸便在深港兩地交流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2019年，全年有超過2,480萬人次經皇崗口岸往返香港和深圳，但由於兩地的旅檢大樓分別位於深圳河的兩岸，令旅客過關十分不便。旅客若由香港北上深圳，需要先在港方的落馬洲管制站落車，辦理離境手續，再乘接駁巴士越過深圳河，抵達深圳皇崗口岸後，再落車辦理內地的入境手續，既費時失事，亦相當麻煩。不過，如果採用"一地兩檢"安排，旅客只需要在位於深圳的皇崗口岸聯檢大樓一次過辦理香港和內地的通關程序，便可以大大縮減通關時間，絕對是一項便民措施。"一地兩檢"在美加、英法等邊境已實行多年，在香港亦不是一項新鮮安排，而是一個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做法。在2007年啟用的深圳灣口岸，正正運用了相同的安排。深圳灣口岸啟用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批准香港租用口岸內的部分地方以劃作港方口岸區，並授權香港特區依照香港法律管轄。若計及2018年啟用的高鐵西九龍站，香港至今已有兩個實施"一地兩檢"的口岸。十四年來，深圳灣口岸無論在旅檢、法律，以至汽車保險等事宜上，運作得非常暢順，並已經成為深港之間最繁忙的陸路過境通道，足以反映出"一地兩檢"切實可行，而且受到社會廣泛接受。皇崗口岸自1980年代啟用至今已超過30年，不論是硬件或規模上都已追不上現今的需求。隨着港深兩地交往日漸頻繁，落馬洲管制站候車處被過境旅客擠得水泄不通的情況十分常見，故此我認為口岸有優化的需要。這次深圳方面重建皇崗口岸，以及貨運"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總體格局逐步形成，令各個關口的分工更為妥善，正好為實施"一地兩檢"提供一個契機。日後的皇崗口岸將會用作純旅客通關，旅客在同一座大樓內就可以完成香港及內地的出入境手續，我相信可以大大提高旅檢效率，並改善他們的通關體驗。主席，正如我早前所說，皇崗口岸啟用至今已30多年，但仍然是最重要的口岸之一，原因主要是皇崗口岸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口岸座落於深圳福田區的南端，鄰近深圳核心商業區，同時與香港的落馬洲隔河相望。再者，由深港兩地政府合作共同建設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雙方的園區正好設在落馬洲邊境土地上。單是香港園區的總樓面面積已達120萬平方米，加上實施"一地兩檢"後釋放出來超過20公頃的邊境土地，可以用作支援河套區發展用途，落馬洲將會搖身一變，成為香港最大型的創新科技平台，我深信皇崗口岸的重要性只會有增無減。若然皇崗口岸能夠落實"一地兩檢"，將會大大提升深港兩地園區之間的連接，便利人才及技術交流，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定位，實現"一國兩制"下，位處"一河兩岸"的"一區兩園"，對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具有正面作用。主席，我相信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能夠便利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互動，促進深港兩地強強聯動，有助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為國家"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提供新動力，是推動香港融入國際發展大局的重要一環，亦對香港未來發展起着關鍵作用。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我支持保安局局長動議這項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熟悉我或經常留意議會的市民都知道，我對香港的新界用地或口岸經濟非常關心。這項議案非常值得支持，我今天亦非常高興看到有5個政策局的局長就着這項議案發言，正正踏出正確的第一步，我十分欣賞，為甚麼呢？過去就着口岸，我們經常批評，香港賦予口岸的角色，只是在交通上滿足過關和通勤的需要，往往不是由保安局負責，便是由運輸及房屋局負責，僅此而已，但我們看一看，深圳是如何利用口岸的呢？

我們亦看到，過去皇崗口岸落成後，深圳的重心逐漸由羅湖移至福田，然後發展得十分好；到今天，又有新的需要。

所以，香港方面的安排和後續工作，絕對需要數個政策局局長或數個政策局日後緊密協調，作長遠的部署，因為我認為這個新口岸的開通不但可以提升跨境人流的容量，也通過優化兩地通關的布局，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帶來機遇。但是，正如我剛才指出，香港多年來只把口岸作為管制跨境人流及交通的設施，對口岸帶動經濟的紐帶功能不太在乎。雖然現時有小量規劃，但進展未如人意，跟深圳形成鮮明對比，白白浪費了口岸帶動新界北經濟發展的機遇。首先，我想談談交通接駁方面。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將成為交通樞紐，內地方面會連接城際鐵路及深圳地鐵等，非常方便，但現時香港仍然未有連接至新皇崗口岸的安排或定案。當然，保安局局長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上也提到，會跟運輸及房屋局積極研究交通便利性、各種交通工具的可行性，例如有車到達關口、直接通關等。

我希望局方留意，特別是就北環綫的規劃，我今天也在這裏建議，應該在那裏加設一個皇崗口岸站，以提供更便利的接通。

既然這個口岸的功能只是純旅檢，不作貨運，以配合"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策略，我希望特區政府也為香港市民爭取便利。現時一些兩地車牌指明只走某些口岸，例如深圳灣車牌只走深圳灣口岸、沙頭角車牌只走沙頭角，問題是甚麼呢？如果我要去深圳龍崗，而我的車牌只適用於行駛深圳灣，我便要在經過深圳灣口岸後上水官高速，然後從深圳一邊慢慢塞車經過深圳市內的通道，才能到達龍崗或更遠的潮州等地。

如果有兩地車牌的車輛要去龍崗、惠州、潮州等地，就可以使用蓮塘、沙頭角；如果要去廣州、南沙等地，就可以使用深圳灣。這安排也可以配合"東進東出、西進西出"。

我亦希望深圳灣口岸24小時通關並非僅在皇崗口岸重建期間作為替代措施，重建完成後便予以取消。我希望最低限度在東面、西面及中間各有一個24小時通關的口岸，方便日後大灣區人流、車流及物流往來。這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主動爭取，因為回看整個布局，包括皇崗口岸的重建，似乎都是由深圳一方主導，我相信特區政府要在某些方面多提意見。第二是基建的配套設施。香港一直視口岸為兩地人員往返通勤的跨境基建，但周邊地區的設施基本上是原封不動的。以蓮塘/香園圍口岸為例，雖然口岸開通了，但配套方面除了接駁往新界公路網的香園圍公路外，便甚麼也沒有。

對方在重建後可以釋放很多土地，並已表明要建設一個深港創科中心。我希望創新及科技局或發展局可以就着邊境的土地加緊研究如何創造口岸經濟、創造就業或創新科技。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後，在香港境內最少可騰出20多公頃土地。保安局局長在事務委員會提過，發展局會積極研究這20多公頃土地的用途。我認為這些土地周邊的配套規劃非常重要。我們不應只着眼於這20公頃土地，還要以這20公頃土地輻射至整個新界北，包括新田、落馬洲的地帶。政府要配合附近興建中及已規劃的項目，例如河套創科園，加以充分考慮，令這個新發展區能帶來大量人口和增加就業。

我認為是因為特區政府過去有一個很漫長的階段研究、研究、再研究，而深圳政府則想到便去做，這令兩個地方有一個發展差距。

我有一些文件介紹每個口岸，例如羅湖口岸是專用作旅檢口岸，沒有貨運；深圳灣口岸是客貨兩用口岸，支持貨運；福田及落馬洲口岸......

我希望香港的口岸不要再"見步行步"，要有一個全面的規劃。政府亦應該珍惜今次機會，抓緊時機，完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後的後續安排；通過盡快完善周邊的基建配套，落實基建先行；積極發展口岸經濟，帶來更多就業，帶動區內一些房屋項目的發展。最後，我認為這項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通過後，我們必須更快、更全面地制訂整體的基建配套安排，全面規劃皇崗口岸的土地利用。我希望不單是今次5位政策局局長一起出席立法會會議動議議案及發言，而是在今天議案通過後，5個政策局的局長或人員也能夠更緊密地一起研究如何運用邊境口岸用地。

我們不能"煮到埋嚟先食"，而是現在已經要走前一步。所以，我非常支持保安局局長動議的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希望各部門能把握今次機會，將新界北的土地發展為大灣區的中心。

有關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討論其實已有20年歷史。所涉爭議或可追溯至2000年，但歷史上的爭議其實不外乎數點：第一，是司法管轄權的爭議；第二，是在選址興建相關的旅檢大樓時究竟會採取甚麼行政安排處理；以及第三，是政治上的討論，意思是當政府推行前兩者時，會否涉及香港本地相關法例的修訂呢？如是者，在過去10年間，關乎這類陸路口岸的討論便拖延至今，當局最終在2021年才尋求立法會通過有關安排。在現時的社會狀況下，一般市民一聽到"一地兩檢"安排，便自然會聯想起廣深港高速鐵路的"一地兩檢"安排。

以現時的民情而言，我理解是有的。第一，關於司法管轄權的部分，雖然大家皆知道，法例須予修訂，以容許港方相關部門在深圳一個特定範圍內執法，但有市民擔心在實際執法時究竟會否出現跨境執法或權責不清的情況。

第二，我相信將來的皇崗口岸跨境旅檢大樓會作為一個高科技指標。意思是，當有其他跨境旅檢大樓未來進行重建或修葺時，當中所採用的通訊或資料管理系統，據我們過去理解，都不會有人擔心港人的資料或人員的出入紀錄會被互換甚或失竊等問題。據政府回覆，在現時的框架下，市民無需擔心，因為雖然旅檢大樓設於深圳，但會使用香港入境事務處和海關的既有系統進行保安工作。歸根究底，這同樣是對政府有否信心的問題，即市民是否相信政府能夠保護香港市民的個人資料、出入自由，以及個人行蹤資料。這也是信心的問題。第三，是相關的實際行政安排。

例如，興建大樓的部分費用，以及香港各政府部門購買大樓內使用的家具、物品、系統和器材等開支，皆由港方負責，由立法會撥款。

我的發言到此為止。對我而言，我希望就這項議案清晰說明一點，以免之後有記者或朋友問我為何我不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我發言支持保安局局長提出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主席，香港現時緊連深圳共有7個陸路口岸，而這項議案聚焦的皇崗口岸是其中一個歷史較悠久的陸路口岸，更是眾多陸路口岸中首個實施24小時通關的口岸，堪稱是見證香港與內地民眾緊密來往和交流的重要設施。由於皇崗口岸於1980年代已投入使用，在設計及設施上皆不足以滿足今時今日內地與香港的人文交流，特別是旅客過境時要經過兩次上落接駁交通工具，才能完成整個過關程序，因此實在有必要重新規劃。我在此感謝深圳政府一方負責出資重建一座全新的旅檢大樓，並以象徵式租金租予港方，提供港方口岸設施，讓大樓能夠在落成後實施"一地兩檢"，更便利兩地居民往來。事實上，在7個陸路口岸中，已有兩個實施"一地兩檢"，包括深圳灣口岸及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前者位於深圳境內，後者則在香港境內，兩個口岸在落實"一地兩檢"上均空前成功。主席，上次本會討論無立法效力的政府議案已是2017年，正正是有關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我記得當時仍坐在議事堂的反對派議員想方設法拖延，想拉倒議案，發言更是言過其實，不斷妖魔化"一地兩檢"安排。不過，事實勝於雄辯，"一地兩檢"在兩個口岸均空前成功，我深信根據這兩個關口的經驗，皇崗口岸的"一地兩檢"安排必定能夠順利落實。儘管如此，我也希望政府能夠繼續聽取持份者的意見，並向深圳政府反映包括旅遊及運輸業界等的意見，讓口岸設施能夠更"貼地"及更利民。主席，我想提出有關原有落馬洲口岸的用地安排。當皇崗新聯檢大樓落成使用，原落馬洲管制站將可騰出並釋放超過20公頃用地作其他用途。

主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基礎建設互聯互通，當中包括提升粵港澳口岸的通關能力及通關更便利化水平，以促進人員、物資高效流動。我相信，隨着疫情日後逐步穩定下來，皇崗口岸新聯檢大樓落成並實施"一地兩檢"後，將可以進一步推動兩地人民、物流的流動，讓大灣區區域經濟釋放更大能量。主席，我全力支持通過政府提出的這項議案。

主席，今天，本會討論有關新皇崗口岸在重建後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政府議案。我支持"一地兩檢"這做法，亦希望它可以盡快落實，進一步便利港深兩地居民的出行。根據深圳市政府最新估算，新皇崗口岸的主體工程最早會於2023年年底完成，屆時新皇崗口岸將會成為客運口岸，不設貨運，而新皇崗口岸的"一地兩檢"安排，會參考深圳灣口岸的模式，即特區政府會在新皇崗口岸大樓內設立港方口岸區，並行使全面司法管轄權，以香港特區法律辦理清關、出入境和檢疫的檢查。

事實上，"一地兩檢"對於香港人來說並非新事物，這安排將提升口岸通關效率，令往來港深兩地的人流更快捷和暢順。主席，請容許我和大家溫故知新，說一些"一地兩檢"的重要歷史。資料顯示，深圳灣口岸自2007年7月1日以來實施"一地兩檢"，至今一直運作暢順，深港兩地人員往來越加頻密。至於兩年前，立法會討論廣深港高鐵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當時很多民主派議員試圖"阻住地球轉"，提出諸多質疑和抹黑，包括聲稱高鐵是"大白象"工程、"一地兩檢"安排違憲，甚至抹黑有關安排為所謂的"割地"方案。

現在，大灣區發展的機遇放在我們眼前，一個有7,000萬人的市場真的是商機無限，我希望港商和青年人都可以走快一步，盡快達到他們的理想。主席，新皇崗口岸這基建藍圖是萬事俱備，但"一地兩檢"要順利落實，仍然需要有穩固法律基礎支撐，據知兩地政府會等待新口岸工程接近完成後，正式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新皇崗口岸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特區政府隨後便會進行本地立法。我希望新皇崗口岸的工程可以盡快完成，政府相關部門也可以及時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令港方口岸區的基本設施，包括管制站所需要的資訊系統，可以及時到位，配合整個發展的計劃。另一方面，穩妥的法律基礎出爐，也可以掃除社會上的疑慮，我希望人大為新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開綠燈"後，政府的相關官員會一如當年推動高鐵"一地兩檢"方案一樣，全方位做好解說工作，以免被有心人妖魔化這便利的安排。這便利的安排一定有利於香港未來的發展，特別是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分子，這安排將來一定有利於香港成為大灣區工商業平台及金融中心。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重建後的新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

主席，我支持今天這項有關推展新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議案，更希望新的皇崗口岸大樓早日落成，以協助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互聯互通。皇崗口岸管制站是其中一個最繁忙的陸路口岸，是深港第一個24小時通關的口岸，已經使用40年，設施難免老化，有重建的需要。皇崗口岸最大的特色，是兩地的旅檢大樓不是直接相連，旅客要乘搭接駁巴士往返，我相信大家對此都有深刻印象。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建議重建皇崗口岸，並且建議在新口岸實施"一地兩檢"。新皇崗口岸大樓由深圳方面出資興建，港方每年只須支付1,000元的象徵式租金，預計在2023年落成。

由於香港只須支付象徵式租金，其他甚麼都不用做，有同事形容深圳市政府是"賣大包"，我則認為深圳市政府有大局思維，與香港做好互聯互通的工作，是為了將來我們很多跨境合作的機會，包括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的各項建議。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是一個好開始，不過，香港方面除了要做好本地立法工作，將來亦要做好港方口岸區的營運，以及港方邊境的配套工作。

但由於香港的居住面積嚴重不足，20公頃不是少數目，我希望有關土地的用途能夠配合新市鎮的發展。政府應該優先考慮將有關土地用作建屋用途。主席，今天的議案難免令人想起2018年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速鐵路"一地兩檢"的情況。當時，反對派不惜用種種謊言及虛假信息來恐嚇香港人，說高鐵實施"一地兩檢"，國安隨時可以跨境作出拘捕，他們甚至叫市民不要前往佐敦一帶。他們又說"一地兩檢"是侵佔香港的地方，等同割地，把好事說成壞事。

"一地兩檢"利便中港市民的來往，如果香港市民有更多機會返回內地，便會更了解國家的發展，反對派大概是不願意看到這情況。事實上，隨着大灣區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香港人到大灣區生活、工作、營商，區內的經濟亦會進一步融合，這是大趨勢，亦是香港的新發展方向。所以，我支持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

主席，我支持保安局局長今天動議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事實上，我們有一種很驚嘆的感覺，就是內地的發展不但一日千里——我更加感到它的發展像火箭那樣，快得已到達火星——內地辦事也有相當靈活度。在社會資源、國家資源及金錢方面，但凡是對香港有益，內地都不會跟香港計較，是相當大方的。

我想從物盡其用的角度向局長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可以大膽思考。

所以，實施"一地兩檢"對市民和旅客都帶來更多方便。其實，我們經常在議會或社會上說，香港和大灣區要優勢互補、互相融合。

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加強兩地人員和貨物的往來，以及邊境的便利措施，而皇崗口岸"一地兩檢"正正是為配合這項國策而來的產物，所以，今次皇崗口岸將由貨檢口岸變成純旅檢口岸......我們可看到，隨着蓮塘口岸、深圳灣口岸實施24小時貨檢通關後，邊境東西兩邊都可以有暢順的運輸道路，貨車再不用經過深圳市中心，這帶來的客觀效果是深圳市內的交通相對順暢一些，而貨物也可以更快、更直接地運抵香港，這其實是非常好的。當我們所推行的一項政策不僅能便利香港市民，也能便利內地大灣區城市的話，那便是一個雙贏局面。那我們制訂的所有政策，是否都能創造雙贏呢？我也希望今天多位在席的官員所制訂的政策，都可以做到這客觀效果。剛才多位同事都提出多項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後的具體措施，希望政府能夠加以考慮和完善。

從這例子可見，兩地的發展其實相差甚遠。

當局將所有厭惡性設施全放到北區，例如打鼓嶺堆填區及骨灰龕等。

若非如此，你心裏其實便是沒有打算跟大灣區融合，沒有考慮大灣區的發展、大灣區各城市間的優勢互補。另一個具體例子是，當要發展一個地方的經濟時，我們需要有完整的規劃。當然，政府已表示會在河套區發展創科產業，但如何利用附近土地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在這裏——科學園的發展如火如荼，有很多公司進駐，但有何其他配套呢？

這反映出的問題，是這個地方的各項發展沒有互補作用。

如果將畫中的河換成深圳河，畫面也會相當有看頭：一邊是高樓大廈，另一邊——我們這邊——則烏燈黑火，有一個很大的對比。所以，當局考慮一個口岸的發展之時，正如黃定光議員經常說，還需要發展橋頭經濟或所謂口岸經濟。

過關後只有火車站、入境處和海關，沒有其他設施，而且，方圓數里更被劃為禁區，沒有人能夠進入。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我相信那些人未必是內地人，很可能像早前經常有人說的，外面有些假難民透過某些手段來港。

回看這項議案，它旨在尋求一個共識，然後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修改，讓我們可以進行"一地兩檢"的工作，這其實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問題而已。老實說，數十年前我未出生時可能"皇巴"已存在，那時人們會說："太棒了！那裏可以通關，去皇崗吧！"接着乘車很久才抵達我們稱為"皇巴站"的地方，上了"皇巴"後搭到對面下車，檢查身份證，然後再上車——我也不知道是否需要檢查車票——再到對面查驗回鄉證過關。我們那時可能已覺得很方便，但當一個社會的經濟生產發展未必能夠符合到我們的需求時，是否要改變呢？其實，這便是我們要走的一條路。老實說，在今時今日，皇崗口岸已......老實說，我真的不太喜歡前往皇崗，因為我們的深圳灣口岸已有"一地兩檢"；我直接乘車往羅湖過關，那裏有半個"一地兩檢"，因為走路已可以過到對面去。換言之，要快、狠、準，才能追回我們失去的時間。

他們只要發展好經濟，搞好民生的話，人們自然不會偷渡。相反，我們的思維不改變的話，例如沙頭角禁區，便沒有發展。不發展的話，各個作為利益持份者的當區居民——這並非負面的話，當區居民是持份者——肯定會質疑，為何香港每區都有所發展時，他們卻沒有份兒，對嗎？若說要作為綠化地帶，不要建高樓，沒問題，但只要那個地方能夠創造經濟效益的話，其實當地居民已非常滿意。舉例來說，我們的漁民在東北沙頭角也有一個養魚區，長年就因為那裏是禁區而不獲准搞休閒垂釣活動。這情況已持續多年，特區政府會否改變呢？這便是關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問題。

快捷就是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

現時我們這個關口的發展，其實創新及科技局能夠做些甚麼呢？如何能夠加快香港市民通關的速度？我們的資料與內地能否互通？當然，這方面牽涉私隱問題，動輒又會遭人抹黑。

例如利用兩地的車牌和車證。現在我手上的回鄉證背面便貼有一小片東西，可以拍卡過關，我相信內地將來會改善。但是，如何令香港身份證或內地給香港......民建聯有份與其他議員一起爭取內地居民身份證，即港澳居民在內地的身份證，是否可以加強......是否可以加強香港居民身份證或回鄉證當中的功能，以加快通關速度呢？只要我們批准某部分資料讓內地使用，是否可以加快速度呢？這部分我想薛永恒局長在一頓慶功宴之後便要考慮。我相信他今天未必趕得及；如果可以，請你回去替我反映。第二個問題，便是陳克勤議員也特別提到的交通問題，其實我們無須想太多。陳恒鑌議員提到"皇巴"的問題。坦白說，時代轉變了，不如直接說我們的"皇巴"如何轉型。當關口的模式改變了，其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先生也要重新考慮交通配套。

我們跟一些兄弟回內地進行交流，永遠都是相約在深圳灣口岸，但是新界東的市民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深圳灣口岸，如果乘坐的士則要二三百元。其實這方面沒有發揮到深圳灣口岸最強的運力，這才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最後，陳恒鑌議員剛才特別提到各個關口的通車問題。現在"象哥"可能有一輛通行皇崗的兩地牌照汽車。以前深圳灣口岸通關時，批准他在那裏過境兩年，兩年後便要選擇深圳灣口岸或皇崗，其實這是不現實的。剛才我們說，當年可能有現實的需要作管制，但當大灣區發展時，其實一個牌照應該各關通用。甚至特區政府已經在港珠澳口岸考慮無需兩地車牌，直接通關。

倘若如剛才說，香港車輛可以無需兩地牌照而直接北上，持有那些車牌的人便會感到物非所值，不止是因為要用多少錢來申請牌照，而是他們每年都要驗車，每年都要繳交保險費。但是，如果沒有很詳細的數字，例如車輛可在3個月內自由上落，只要申請便可，那麼市民為何還要每年繳付1萬多元去驗車？所以，這部分，政府要就着不同環節的持份者加以考慮......

議案是關乎皇崗口岸，但我要以深圳灣口岸甚至其他口岸作切入點，考慮究竟皇崗口岸是否需要做好通車這部分。我甚至要再說一個關於港珠澳大橋的關口問題，上次我也提過。在皇崗口岸也要考慮，不要再出現港珠澳大橋珠海段的情況。

我相信保安局局長上次出席立法會會議時也聽過這個問題。

但是，這次討論這項議案可能是要符合我們法制的程序，取得議會的支持，然後向中央提請。坦白說，"一地兩檢"其實是生產力和經濟的需要，而且無論為了市民的"1小時生活圈"也好，"兩小時生活圈"也好，是必須要做的事，任何環節能夠減省便應減省，當然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主席，我支持這項議案，亦希望特區政府盡快落實。

四十年前，內地進行改革開放，深圳則發展經濟特區，轉換思維，解放生產力。香港今時今日就是要進行大改革，現時迎來的是新時期、新時代，香港人真的不能再夜郎自大，恃着香港過去有金融、法制等傳統優勢。特區政府不能再抱着無為而治或積極不干預的思維，全部這樣的概念也要拋諸腦後；也不能依靠傳統自由市場原則就覺得有出路，錢會自動掉下來、機會自然有，不應該再有這樣的心態。我們奉勸政府，如果還抱着這些思維、"食老本"、不認真改革，恐怕香港會由大灣區的"雙引擎"變為"副引擎"，再逐漸淪落到連"副引擎"也做不到，深圳就成為了唯一的引擎，香港屆時就真的完全被邊緣化。香港人真的要清醒，絕對不能做龜，我們要做一隻跑得又快又醒目的兔子。

代理主席，對於"一地兩檢"，相信很多香港市民現在都不陌生。政府兩年前計劃在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反對派極力阻撓，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

及後，政府不斷解說，很多不同的團體亦出來表示支持，結果，事實勝於雄辯。在西九龍站落實"一地兩檢"後，很多市民親身體驗到當中的便利；隨着人流增加，亦為香港帶來很多內地旅客。在2019年"黑暴"事件及疫情發生前，"一地兩檢"的安排對香港的零售市道帶來很多幫助，對香港的整體經濟亦有很大幫助。不過，由於發生2019年"黑暴"事件及爆發疫情，西九龍站運作停頓，內地旅客來不了香港，香港經濟亦漸停頓。但我相信只要大家齊心，盡快接種疫苗，疫情很快便會退卻，西九龍站亦很快會重開，帶給香港市民很多生意。不過，如果當年因反對派朋友或人士大聲疾呼，以致這項安排最後沒有通過的話，這樣即使疫情退卻，香港經濟一樣難以恢復。除了西九龍站，深圳灣口岸亦實施"一地兩檢"，相信曾在這些口岸往返香港的市民，同樣體驗到"一地兩檢"的便利。今天這項議案提到將來的新皇崗口岸正是參照深圳灣口岸模式，香港口岸區將設於內地口岸旅檢大樓的其中一層，而香港的司法管轄區亦會延伸至該處，以進行清關、出入境及檢疫安排。不同的地方是落實內地跨境貨運"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策略，將來新的皇崗口岸主要是用作旅客通關，跨境貨車將轉用深圳灣和蓮塘/香園圍等口岸。對於現時皇崗口岸的計劃和推展"一地兩檢"的安排，自由黨是支持的。事實上，該口岸在1980年代末興建和啟用，提供旅檢及貨檢服務，每天平均約有68,000人次及19,700架次車輛進出——這是2019年的數字——已經非常繁忙，設施亦日漸老化，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起來，越來越多人來港，該口岸將未能進一步應付有關的需要，因此，我們確實需要增加口岸的設施。新口岸落成必定會對我們有所幫助，加上香港日後需要走進國內的內循環發展軌道，毗連香港的深圳一定會成為港人經常往返內地的主要通道，"一地兩檢"通關便利，是必不可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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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旅客可以在同一地點辦理兩地出入境清關手續，無須走太多路，我相信香港市民一定會歡迎。此外，通關效率必定會大大提升，他日來港旅客的人數亦會增加，為香港帶來更多生意，所以我相信大部分正常的香港市民都一定會支持。況且，根據香港和深圳就重建皇崗口岸達成的協議，建造工程將會由深圳承辦商負責，深圳市政府原則上亦同意承擔整個項目的費用。

所以，我和自由黨重申，我們完全支持這個口岸的發展。此外，對於這項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我有兩個要點特別想向政府提出。第一，據政府所說，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後，香港這邊將會騰空大約20公頃用地。20公頃用地即是多大呢？

我希望政府好好善用這幅用地，特別是香港現時的住屋問題非常嚴重，我希望兩位局長——即陳局長和黃局長認真想想，如果議案通過——我相信這項議案必定會通過——應怎樣使用這幅用地。第二，深圳負責整個口岸的建造工程，向我們展示出深圳的建造樓宇速度多麼厲害。據政府所說，深圳市政府目標在2023年年底完成新皇崗口岸的主體工程，完工後便會交由兩地自行進行內部裝修，預計大約3至4年便會完成。大家試想想，才3至4年，他們便可興建如此大型、貫通兩地的大樓。反觀香港，例如蓮塘/香園圍口岸於2009年獲立法會撥款興建，直至2020年才陸續開始使用。雖然兩個口岸的設施並非完全一樣，或許並不可以完全作比較，但這只是眾多例子之一。我平時在一些委員會也說了多次，尤其是發展本地路政的小型項目，動輒十年八年也完成不了一個項目，很多議員也在委員會——可能只有局長的同事出席，兩位局長未有出席——表示非常不滿。香港過去的發展速度實在太慢，寶馬山扶手電梯項目也花了10多年時間興建。在這些情況下，又一次見證深圳的樓宇發展速度可以有多快。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保安局局長提出有關推展皇崗口岸「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

故事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初，內地改革開放不久，剛推出兩地牌照。

時代的發展勢不可擋，香港與內地同胞的交往日益頻繁，過去這些所謂的關口、口岸其實只是人為障礙，我們需要拆除這些籬笆。香港發展的前途就是大灣區，如果我們只閉關自守、自以為了不起，香港便沒有希望了。今次皇崗口岸的改革不是先例，過往有深圳灣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以往很多人的思維仍然相當守舊，經常說一些有的沒的，又要考慮政治因素。剛才我們同事鄭松泰議員都有很多顧慮，但我認為這些顧慮是沒有必要的。將來在"一國兩制"下，我們應該盡量採取便民政策，我相信將會做得更好。

我今天的發言內容不多，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事情辦好。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在這裏會就剛才一眾議員，尤其是姚思榮議員提出的旅遊相關事宜，作綜合回應。目前全球和本地旅遊業在疫情影響下，仍然面對嚴峻挑戰，隨着嚴格檢疫措施的實施，訪港旅客人次由2019年上半年高峰期，平均每天20萬人次，大幅下跌至2020年全年訪港旅客人次只錄得約357萬人次，其中大部分旅客是在1月來香港。預料旅遊業將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夠完全復蘇。在這期間政府會繼續致力提升和優化本地旅遊資源，培育和拓展具特色的旅遊產品和項目，以及做好加強各方面旅遊配套和設施的工作。未來當香港跟其他地方——尤其是內地——恢復旅遊往來的時候，我們便可以更好地提供這些設施和服務來迎接旅客重臨。皇崗口岸的重建，以及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是加強旅遊配套和提升旅客體驗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我們會適時跟相關部門協調各方面的安排，包括口岸的旅客設施和服務，以及口岸和旅遊景點的交通連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會繼續跟旅遊業界保持溝通，具體工作包括在口岸完成重建後，安排業界人士進行實地考察，讓他們更好地了解相關旅客設施和服務。我們亦會聆聽業界意見，務求進一步完善口岸的旅客服務和旅遊配套，使這些服務和配套切合旅客和業界的實際需要。由於預計毗鄰香港的大灣區應該是較先跟香港恢復旅遊的地區，旅發局將會調整在內地的推廣策略，先集中資源在大灣區進行推廣，吸引當地旅客來香港過夜度假，再將推廣逐步推向內地其他地方，展望未來新皇崗口岸"一地兩檢"的便捷安排，將會為往來香港和大灣區的旅客帶來更大便利，並且惠及兩地的旅遊業界，使兩地尤其是深港之間的旅遊合作更上一層樓。剛才有議員提及，我們要積極把握大灣區旅遊發展的相關機遇，這點我十分認同。事實上，2020年12月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為大灣區的整體文化和旅遊發展提供了指導性方向，引領大灣區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樞紐，以及世界級旅遊的目的地。為了積極落實這個文化和旅遊規劃，以及為大灣區旅遊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特區政府亦會支持香港旅遊業議會適時地組織香港業界前往大灣區考察，加強各地業務合作，並推動大灣區一程多站旅遊產品的研發，共拓商機。總括而言，我們會把握大灣區建設機遇，積極參與國內循環，以推動旅遊業的復蘇和長遠發展。我再次感謝議員在辯論中提出很多寶貴意見，我們會認真研究議員的意見，並且跟相關政策局和部門通力合作，在未來進一步完善新皇崗口岸的旅遊配套和服務，為旅客提供更好的體驗，多謝。

代理主席，感謝多位議員剛才提出大量的寶貴意見。在此，我就有關規劃和土地的數個方面，作扼要補充：從宏觀層面來看，不少議員都提及新界區，特別是貼近邊境地區的規劃。這方面其實我們即將進入收成期。大家可能耳熟能詳，我們以前說新界東北，今天我們說古洞北/粉嶺北和其南面一點的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這兩個區早前可能大家未有看見很多活動，因為仍在進行規劃，亦在進行相關的土地平整、土地業權種種的工作。其實，我們馬上會進入工程階段。

這兩個已進行規劃的新界發展區，加起來合共可以提供家園予超過30萬人口，亦提供大約20萬個就業機會。接下來，我們會處理新界北發展區。新界北發展區是另一個我們在長遠來說，在2030年後非常重要的地方，可以為我們提供家園予255,000至350,000人口。連同河套地區，可提供約25萬個就業機會。所以，接下來，新界地區特別是邊境地區的發展其實是相當好的。不少議員都提到，就落馬洲邊境管制站未來會騰出來的地方的研究要馬上、盡快上馬，這正正是政府的看法。我們計劃在下個月，4月27日，就相關研究的撥款申請先到發展事務委員會作出解說。

接下來我們申請撥款的是關乎新界北新發展區。這有3個部分，一個是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一個是較東面的文錦渡物流走廊，以及再往東面的新界北新市鎮，包括坪輋、打鼓嶺、香園圍和皇后山等地方。它們即將會進入不同階段的研究，我們現時希望爭取大家支持對有關研究的撥款。在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的研究，將會包括如何善用落馬洲邊境管制站未來可以騰出的土地。議員亦提醒我們，在整全考慮中究竟方向如何、有沒有協同效應。我在此簡單說說，在落馬洲邊境管制站，在其東北方約400米左右，就是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而該地方南面一點，就是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的北面，北面我們已經預留約50公頃土地支援企業辦公和科技創新用途。所以，接下來當我們進行進一步研究時，我們的挑戰是兩大方面，一是如何最好地發揮相關的協同效應，我們亦要處理好相關環境和保育上的挑戰。議員亦提及我們要充分考慮大灣區的發展。這個觀點政府完全認同。在規劃邊境地區和新界北的發展時，我們會善用該區能夠便利來往深圳及廣東的地理優勢，把握內地的發展機遇。特別是如何與毗鄰深圳的科研與科技發展產生協同作用，這是陳克勤議員特別提及的。

代理主席，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不但能夠便利通關，更可釋放在邊境地區超過20公頃的土地，作對社會有利的用途，是一個多贏的措施。我希望立法會能夠支持特區政府的議案。我謹此發言。

代理主席，我剛才非常細心聆聽並感謝各位議員早前的發言。就新皇崗口岸的運輸及交通安排，請容許我就大家提出的意見作出回應。重建後的新皇崗口岸的通達性是別具優勢的。根據深方提供的規劃資料，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除可接駁至深圳地鐵7號線外，更可接駁規劃中的深圳地鐵20號線、穗莞深城際線及中軸城際線，成為區內交通樞紐，令旅客可更便捷地來往深圳以至粵港澳大灣區不同地方。因此，我們預計皇崗口岸的優化可帶動跨境運輸需求，為香港市民和跨境旅客提供更多出行選擇。加上"一地兩檢"過境安排帶來的方便省時，新皇崗口岸將會成為粵港兩地熱切期待的"一地兩檢"第三個陸路口岸。在新皇崗口岸採用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通關查驗模式下，運輸署會配合新口岸的通關時間及過關人數，安排足夠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提供便利及適切的交通服務，往返新皇崗口岸香港口岸區和香港境內。事實上，運輸署正與香港口岸執法部門和深方相關單位進行商討，確保在新皇崗口岸香港口岸區的公共運輸交匯處有足夠的配套設施和清關設施配合本地公共交通和跨境交通服務，亦會與內地相關單位討論加強跨境交通的服務水平，以配合跨境旅客的交通需求。至於剛才亦有議員提及的跨境私家車方面，特區政府亦一直與內地相關單位密切留意有關情況。皇崗口岸重建前，落馬洲—皇崗跨境穿梭巴士，即大家所熟悉的"皇巴"，為旅客提供跨境客運服務。目前，粵港兩地政府相關部門正就重建後的新皇崗口岸規劃進行商討。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內地方跟進新皇崗口岸的交通及運輸服務安排，當我們收到進一步消息，會盡快與業界溝通。至於鐵路連繫，由於北環綫支綫會有一部分延伸至內地範圍，我們預期重建後的皇崗口岸的"一地兩檢"安排會包括支線的鐵路及車站範圍。我們會全面配合保安局與內地當局進一步討論具體安排。至於貨運安排，在"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策略方針下，新皇崗口岸將取消貨運功能。深圳灣口岸已於去年12月10日實施貨車24小時通關。由於深圳灣口岸有機會於強風下關閉，因此深方在今年年底全面停止皇崗口岸貨檢功能之前，會準備先開展蓮塘/香園圍口岸的貨檢設施的24小時通關。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和部門會繼續與深方商討有關安排，以配合跨境貨運業的需要。事實上，我們感謝深圳市人民政府經考慮運輸署反映跨境貨運業界的意見，已經加強深圳灣口岸的配套設施，包括提供支援跨境貨車運作的後勤及輔助設施，以及在深圳灣口岸相鄰地點提供1萬平方米的跨境貨車停車場。此外，深方亦已展開加強蓮塘口岸支援跨境貨車運作的配套設施的工作。在運輸署協調下，深方於去年11月18日安排香港跨境貨運業界代表到深圳灣口岸及蓮塘口岸進行調研考察，介紹上述兩個口岸支援跨境貨車運作的配套設施的最新情況，並就相關安排與業界進行具體及建設性的溝通。總括而言，深港雙方就大家關注的跨境人流、貨流進行溝通協調，務求皇崗口岸在重置過程，以至新皇崗口岸啟用後，兩地人流、貨流通暢，促進本港經濟發展，尤其是旅遊、科技、貿易物流，以至大灣區的整體協同發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議員支持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今天動議的政府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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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自2020-2021年度開始，議事規則委員會一直研究議員就修訂《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提出的多項建議，旨在進一步確保議會有效運作，並維護議員發言及辯論的權利。

該等建議可分為8組，當中5組建議涉及修訂《議事規則》的相關條文，包括：―建議1：訂明如立法會主席認為《議事規則》第452條的退席罰則不足以處理議員在立法會、全體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或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單一次或多次極不檢點行為，立法會主席可將該議員點名，而代理主席隨即動議一項不容辯論及修正的暫停職務議案。

主席，我們現在要審議的，是謝偉俊議員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主席，"拉布"近年不幸地成為本議事堂的常態，自從2013年起，每年4月、5月之間，立法會均要就財政預算案展開持續1個多月的"拉布"攻防戰，少數議員就《撥款條例草案》提出合共數百項以至數千項的修正案。立法會主席閣下要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及《議事規則》第92條賦予的權力，就處理相關條例草案定出時限，俗稱"剪布"。以《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為例，有16位議員提出合共124項修正案，最終有52項修正案獲准提出，主席預留約36小時審議，至2020年5月14日才完成審議，三讀通過。然而，"拉布"成風，越演越烈，已經不是針對個別議題，而是全面性的"甚麼都反對、甚麼都拉布"，蔓延到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的工務小組委員會和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以至其他事務委員會，工務工程項目的審批亦受到立法會"拉布戰"的嚴重影響。一些反對派議員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行為極不檢點並濫用程序，用盡各種方法"拉布""攬炒"，甚至出現肢體暴力、擲臭彈、潑臭水，企圖阻撓立法會的正常工作，以破壞特區政府的管治。這些惡劣行徑嚴重損害香港社會整體利益，也影響經濟民生。社會上一直有聲音要求檢討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以便有秩序及有效率地處理議會事務。事實上，關於《議事規則》的修訂，這次並非第一次。較近期的一次是在2017年12月完成修訂，當時主要取得3項效果：其一，會議法定人數更具彈性，減少流會的機會，規定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包括主席在內由35人改為20人，主席也可以在下次定期會議前的任何時間召開會議。其二，加強立法會主席的權力，賦予其選擇及合併擬議修正案的酌情權。其三，防止濫用程序，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某些議案屬濫用程序，可以決定不就該等議案提出待議議題或無須經辯論立即將議題付諸表決。儘管本議事堂的運作曾經變得稍為暢順，但仍然無法杜絕一些反對派議員對議事程序的濫用。2019年就《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發的社會動亂，不但使立法會大樓遭到嚴重破壞，也令"拉布""攬炒"的歪風持續籠罩並毒化整個議會。2019-2020年度立法會會期開始，出現了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被嚴重拖延的困局。按照正常情況，內會主席的選舉在一次會議內便會完成，但在2019年10月15日至2020年5月8日期間，內會共舉行17次會議，仍未選出新任主席，皆因當時由前議員郭榮鏗主持相關會議，不正當執行《議事規則》有關選舉內會主席的規定，容許委員就一些與選舉無關的事宜作冗長及無限制次數的發言，或藉提出多項規程問題發表意見，浪費大量會議時間。內會經過約7個月時間仍未選出主席，實屬前所未見，更令社會譁然。由於新任內會主席選舉長期延誤，內會一直未能按慣常方式處理其事務，包括未能處理政府提交的14項法案和90多項附屬法例，以及資深司法人員的任命等。直到立法會主席閣下在尋求外間法律意見之後，決定根據《議事規則》第92條行使權力，指明由陳健波議員在2020年5月18日上午的內會會議上主持有關選舉，建制派議員亦排除議事堂上各種干擾和搗亂，選出李慧琼議員擔任內會主席，才結束上述亂局。經此一役，大家更加明白到《議事規則》原本屬於君子之間的協議，但若然所訂條文過分寬鬆，便難免讓別有用心者鑽空子。因此，社會各界有十分強烈的意見，要求議會盡快修訂《議事規則》，除了要求堵塞各種漏洞，更要求對行為極不檢點並刻意干擾議會運作的議員訂立罰則，這次的擬議修訂積極地回應了社會人士的訴求。立法會在2020-2021年度會期開始以來，議事規則委員會一直研究議員就修訂《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提出的多項建議。我作為委員會的成員，曾在2021年1月15日致函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提交了有關立法會會議處理各類議案設定發言時限的建議。在1月29日，我再次向謝偉俊議員提交進一步的意見，對各環節中每位議員發言次數及時限有更細節的建議，供議事規則委員會考慮。議事規則委員會其後考慮了我及其他委員提出的各項擬議修訂，內容廣泛涵蓋《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多項條文。委員會先後於2020年11月及2021年2月就各項擬議修訂致函諮詢全體議員，隨後同意將獲得足夠議員支持的第一批擬議修訂提交內會討論，而內會已於今年2月26日的會議上通過《議事規則》第一批擬議修訂。謝偉俊議員隨即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這項擬議決議案，以修訂《議事規則》的相關條文。如果獲得通過，就《內務守則》相關條文提出的相應修訂將提交內會批准。主席，今天的擬議決議案主要涵蓋已獲內會通過的關於《議事規則》的第一批擬議修訂，包括5項建議。

立法會代理主席繼而會動議一項不容辯論亦不容修正的議案，以供立法會決定應否在該議案指明的期間暫停該議員的職務。釐定暫停職務的期限時須以嚴重程度遞增級別為依據。如該議案獲得通過，被暫停職務的議員便不得參與立法會所有事務。其效果是對任何議員被暫停職務的前提條件、暫停職務的期限，以及對相關條款的執行，作出非常明確而詳盡的規定。

此項建議旨在尋求適當的平衡，既鼓勵議員精簡發言，提高立法會的議事效率，同時希望能令立法會妥為履行其憲制職能。第三項建議是擬議加入第79D條，訂明在任委員會主席在新會期的委員會主席選出前處理一般事務的權力，明確規定委員會正副主席的任期直至下一會期的主席選出為止，而在任的正副主席須具有委員會正副主席可行使的一切權力，直至其任期完結為止，即下一會期開始時或選出下一會期的主席時，以較遲者為準。這一項修訂的現實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是為了防止2020年內會主席選舉亂局的再度出現。第四項建議是關於完善立法會的辯論中止待續程序，包括擬議加入第40條，訂明如立法會主席認為動議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是濫用程序，可決定不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而把議題付諸表決。此舉使主席的權限更為明確。第五項建議是關於防止可能出現濫用程序的擬議修訂，包括擬修訂第63條，訂明議員在三讀辯論時就是否支持法案所作的發言必須扼要，而且不可再次討論法案的整體優劣及原則或法案的擬議修正案或個別條文，因該等事宜在二讀辯論時已作討論。此舉實質上是把主席以往執行相關《議事規則》的不成文裁決、規勸或慣例改為成文的規則。主席，綜合而言，今次對《議事規則》的5項擬議修訂，或者使相關原有條文的規定更趨嚴謹，或者填補了原有條文的不足或疏漏，或者對立法會主席的權限及酌情權有更為明確的規定，總之，是為了使立法會撥亂反正，防止再持續出現先前令人痛心的亂局。不過，我相信對《議事規則》的修訂，這不會是最後一次。基於與時俱進的精神，若本議事堂日後的運作反映出《議事規則》仍然存在其他問題，又或者碰到新的情況，到時候進一步優化《議事規則》，使本會更妥當地履行作為香港立法機關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所賦予的各項憲制職能，絕對是應有之義。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謝偉俊議員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主席，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立法會有責任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及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以及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進行討論等。《基本法》明文規定立法機關的職權、立法會主席的職權及個別議員的權利，但沒有就如何行使這些職權和權利作出具體的規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賦予立法會自行制定《議事規則》的權利，並且訂明所定的規則不得與《基本法》相抵觸。過去法庭在多宗案件的判決均確認和重申這方面的權力。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是在1998年7月2日起採用回歸前香港立法機關議會行事方式及程序制訂的《會議常規》作為《議事規則》的藍本。其後《議事規則》不時按照立法會的慣常做法和程序予以修訂。但是，《議事規則》畢竟篇幅有限，未能夠將所有的情景一一囊括在內，這些留白需要依靠議員之間的互相尊重和諒解，即所謂的君子協定，但一旦被有心人加以利用，便會帶來災難性效果。主席，回歸前，立法機關稱為立法局，1843年成立並由總督和3名官守議員組成，時任總督擔任立法局主席。要到1850年才委任首兩位非官守議員，30年後才出現首位立法局的華人非官守議員。立法局議員的人數亦隨着年月逐步有所增加，及至1985年，立法局議員的人數已增至57席。回歸後，第一屆立法會議員人數有60人。2012年第五屆立法會會議人數增至70人。而根據人大常委會剛於3月11日通過的決議，下屆立法會議員人數更會增至90人。屆時議員人數會是1843年的22.5倍。主席，觀乎海外議會的情況，很多時候也會因應議員人數的不斷增加而不得不設置辯論時限，以維護議會的有效運作。由於人數的遞增，如果每名議員也沒有時限在議事廳暢所欲言，只會令會議沒完沒了，甚至失去議會應有的效率。在1988年，英國國會下議院修訂其會議常規，列明在某些辯論設置恆常的發言時限，將每名議員的辯論發言時限定為最多10分鐘，當中包括一些公共法案的二讀辯論。提到二讀發言，令大家不其然也會想起，本會《2016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的場景，該條例草案當時經過7日的辯論，耗時超過45小時，由於時任的醫學界議員及部分泛民議員瘋狂要求點算人數和"拉布"，最終未能趕及在該立法年度休會前投票和通過，整項法案要推倒重來。

又正如上個立法年度，有議員玩弄程序，千方百計阻撓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耗用7個月仍未能選出內會的正副主席，令內會完全癱瘓，多項法案無法審議，以及在本立法年度的首次會議上，主席，如你記得，在將上年度未完成的政府法案恢復二讀辯論期間，"攬炒派"議員十二度提出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亦耗時兩小時。"攬炒"議員瘋狂"拉布"行徑，其實嚴重扭曲《議事規則》原有的議事精神，令立法會運作失衡，結果嚴重窒礙政府的施政，削弱香港競爭力，令經濟和民生均嚴重受損。主席，我也是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我十分感謝盧偉國議員、陳克勤議員、張國鈞議員及張宇人議員提出修訂《議事規則》和《內務守則》的建議，經過3次會議的討論，其實委員會支持4位議員提交的相關修訂，並提交今次大會予以通過。這次的修訂內容大致可分為數方面。

過往立法會對個別經常做出破壞議會秩序的議員行為，束手無策，變相鼓勵這些行為重複出現，參考英國國會下議院相類似的處分，議員在立法會全體委員會、內會或財務委員會作出單一次或多次極不檢點行為，立法會主席便可以動議議案，要求該議員暫時停止立法會職務，更可按他的停職時間扣除其薪金。第二方面，是調減議員在相關法案和附屬法例的發言時間。政府或議員提出法案及議員議案的動議人，發言時間由15分鐘縮減至10分鐘，至於附屬法例的議案則由15分鐘減至5分鐘，更設置4小時上限。正如我剛才所說，海外議會亦因應議員人數不斷遞增而設定發言時限，這方面的修訂可說是與國際上的做法和趨勢一致。事實上，議員的發言應該重質不重量，相信縮減發言時間並不會影響議事的質素。第三方面，是增設審查機制，防止類似休會待續議案、《立法會條例》等程序被無理濫用。第四方面，是堵塞各委員會年度選舉正副主席的選舉機制漏洞，避免內會被癱瘓的歷史重現。上述兩方面均是針對過往部分被濫用程序的對應措施，防患於未然。主席，《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攬炒派"議員集體辭職後，立法會的秩序已基本回復正常，但汲取過往的教訓，堵塞規則的漏洞，做好各項情況的預案，以及與時並進地對《議事規則》進行必要的修訂，是可以避免立法會再次出現失衡的情況，保證立法會依法有序地運行，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行穩致遠，這應是本屆立法會應有的責任，亦應是每位議員的責任。所以，我支持議事規則委員會向大會提請的修訂建議。

最後，我想談談有關縮短議員發言時限的問題。我在內務委員會討論有關修訂建議時曾表示，原建議把部分議案的發言時限大幅縮短，由每人最多發言7分鐘至15分鐘，削減至只有3分鐘至5分鐘，我對此有所保留。對於一些較複雜、專業及對個別業界會造成較大影響的法案和議案，5分鐘的發言時限相信是太短。雖然人大決定立法會議員人數將增至90人，每人發言多1分鐘，相加起來便要多用上近1小時30分，但其實這問題可透過限制個別議案的整體辯論時間處理。現在的修訂建議——即修訂條文第8條——並沒有明文規定議員就個別議案的發言時限，改為授權內務委員會向立法會主席作出建議，而主席亦有權酌情調整議員及議案的發言時限。我希望內務委員會其後作出建議，以及主席執行有關規定時，會考慮我的觀點。主席，我相信不少在任的立法會議員均感受到，在大部分"攬炒派"議員被取消議員資格、自行辭職或"着草走路"後，大家的工作量有所增加，工作壓力加重，選民、市民以至國家對我們的期望更高。在這次通過修訂《議事規則》，以及稍後通過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後，這種壓力和期望也會更大。我希望大家繼續加倍努力，積極與會議政，更有效地配合及監察特區政府施政，是其是，非其非，提高特區的治理效能，致力為香港老百姓謀福祉，向市民展現高質、高效及高尚的新議會文化。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